主席，莫乃光議員提出"革新過時法例，促進創新科技發展"的議案，我相信他最終的目的是希望促進創新科技的發展，所以，我認為不僅要革新過時的法例，亦應全面制訂清晰的創新科技發展政策。革新過時法例其實只是政策的一部分，要發展任何大政策方針，怎可能不同時修訂相關法例作為配套？所以，如何制訂整套政策以發展創新科技產業，才是最關鍵的問題，值得政府深入研究。

法例既要照顧現有營業車輛的相關人士，例如的士司機的利益，同時亦要令新業務合法化。政府有需要大力整合和理順政策，使一些落後的創新科技政策能與時並進。當然，對於政府多年來一直希望發展創新科技產業的誠意，我並沒有懷疑。首任特首董建華設立了創新科技委員會；前特首曾蔭權將創新科技列為六大優勢產業之一；上任特首梁振英上台後，提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其間真的困難重重，遇到百般阻撓，直至去年，創新及科技局才能成立。其實如果能夠早數年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我相信今天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已有一定的成績，不會至今仍在等待河套區的創新及科技園，要待7年後，第一座大樓才會落成。其實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成這樣子，不多不少都是拜一些反對派所賜，但當然，絕對不包括莫乃光議員，他一直在推動創新科技發展。在這數年，有一些如井底之蛙的政客故步自封，反對一切與內地經濟融合的機會，甚至有不少人認為，香港較內地優勝和先進，更以"大香港"自居，殊不知在這數年間，內地的創新科技發展已遠遠超越香港。僅以深圳為例，去年年中，《時代周刊》將深圳的大疆精靈系列無人機選為史上最具影響力的50款科技產品之一，可笑的是，這間公司的創辦者是香港科技大學學生。這證明香港有的是人才，只是缺乏配套政策的支持。

在香港，電子支付的比率只有35%，支付方式主要仍是八達通，這兩年才開始陸續有Apple Pay、"拍住賞"等出台。其實香港並非沒有相關技術和設備，只是這些交易方式仍未普及，法例法規亦不完善，令市民不太認識這類付款方法，甚至擔心會泄露個人資料。其實香港在創新技術方面曾風光一時，過去很多創新科技產品均曾名列世界第一，例如電子產品和益智教學玩具；即使是數十年前，家父當年發明的紅白間條塑膠足球亦曾獲頒不少創新產品獎項。

政府現在真的要迎頭趕上，目前最重要的，是好好處理河套區創科園的相關事宜，亦要考慮如何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協同效應，以發展香港的創科產業，將科研產品產業化，將創新科技應用於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同時，我要奉勸反對派議員，不要再因為政治而拖延香港的經濟發展，令香港的新科技發展無法飛躍向前，這樣會間接影響香港的民生和經濟。主席，我真的擔心，若我們今次未能坐上粵港澳大灣區的快船......

主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最近在傳媒茶敍中透露，將會把創新科技和創意產業發展為香港經濟的新動力、新的經濟增長點。特區政府過去也曾提出要推動創新科技的發展，在董建華政府的年代便已提出發展創新科技，曾蔭權政府也將創新科技產業列為六大優勢產業，梁振英政府更是戮力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以促進科技的研發和應用，推動香港成為區內的創新樞紐，可惜過去的努力似乎仍未見成效。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近發表了《2017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雖然香港在全球競爭力排行榜仍蟬聯第一位，但報告同時指出，香港未有做好迎接創新科技轉型和競爭的準備。去年9月，世界經濟論壇發表2016-2017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的排名則由第七位下跌至第九位，主要是受創新科技的評分較低所拖累。創新科技的發展，彷彿成為香港經濟發展最薄弱的環節。要推動本地創新科技的發展，便要更新法例，與時並進，回應科技發展的新環境，這是政府需要落實的工作之一。事實上，政府也開始進行一些工作。為應對市場需要及新的科技發展趨勢，政府最近提出檢討《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包括檢討跨媒體擁有權，以及毛孟靜議員在修正案提出的外資擁有權的限制。毛議員在修正案要求規定香港免費電視公司的要員必須常居香港，避免電視台變得"大陸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毛議員的要求其實也限制了其他地方的資金投資本地電視媒體。如果我們不能好好把握這些投資者或資金，便只會白白流失到其他地方，長遠對香港廣播業的發展非常不利。隨着數碼環境不斷變化，OTT平台越來越普及，觀眾可隨時隨地透過平台收看電視節目，對傳統電視業無疑是一大挑戰。然而，互聯網平台的監管相對較小，但電視服務牌照的持有人仍然需要受牌照條件及《廣播條例》的規管，在頻道、節目安排和時數等方面有一定限制，令電視台在運作上難以靈活調動。同時，在廣告的播放上也有嚴格的要求，令電視台想開拓收入亦備受掣肘。因此，在檢討《廣播條例》的過程中，應考慮在發牌條件和《廣播條例》的規限上予以適度放寬，為廣播機構提供適度的靈活性，應對市場出現的新環境和新發展。另一方面，也因為互聯網的發展，侵權行為也由實體化轉為虛擬化，非法串流侵權的行為變得很普遍，但現行法例卻無法阻止。至於在市面上出售供觀看侵權內容的機頂盒，在現行條例下也難以取締，杜之不絕。過去兩屆政府曾兩次提出修訂《版權條例》，引入傳播權，以阻截非法串流。

業界仍然持續受網上侵權行為的傷害，是本地創意產業發展的其中一個重大障礙。因此，今屆政府應盡快重啟修訂《版權條例》的工作，加強各持份者的溝通，讓《版權條例》可以合理地平衡各持份者的權益，從而加強版權的保障。在《版權條例》作出修訂之前，政府也應參考例如英國警方與版權業界及電子平台廣告業界共同推行的侵權網絡名單計劃，與業界合作，透過鼓勵廣告業界避免在侵權網站下廣告，打擊壓縮侵權網站的生存空間，以行政手段遏止侵權活動。主席，科技的研發和創新能帶動的不止是創新科技產業本身的發展，也能推動其他產業，例如農業、製造業、物流業、金融服務業及創意產業等。政府要推動科技創新便需要更新法例，引入有利創新的政策固然重要，同時也應該利用政策協助各行各業善用科技，以及讓行業配合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新形勢和新時代，持續不斷地發展，並且要完善知識產權的保障，令行業可以持續成長。上屆政府希望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過程非常困難，一波三折，被非理性地一再拖延。我在這裏希望曾經反對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及更新《版權條例》的同事能夠覺今是而昨非，改弦易轍，理智和認真地配合政府將會出台的新法例和政策。而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更應加快力度，盡速推行，避免我們的競爭力因創新能力不足而再遭削弱。

主席，為配合"一帶一路"的倡議，政府應在法規和監管模式方面為金融科技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以利拓展內地及東南亞市場，擴大市場區域同時增佔市場佔有率，從而有效提升金融科技業界科技投入的成本效益。最後一點，我想強調要檢討過時法例。要促進金融創新，人才培訓十分重要，特別是既熟悉金融科技，又掌握法律知識的人才。智能化財富管理業務近年在香港發展非常迅速，當中涉及不少科技元素，如大數據應用、多渠道資訊管理平台、客戶分析模型、智能化資產配置分析系統等。大數據的收集、應用和保存，會涉及個人資料私隱的問題。同時，國際社會近年全力打擊"洗黑錢"及恐怖分子融資活動，亦需要密切關注產品和服務合規性。相關法規的更替是不論公司的規模大小、僱員多寡，均須同樣面對的。因此，在培訓金融科技專才時，必須兼顧法律知識的培訓，讓他們清楚知道立法的原意，才能思考能否放寬某些金融規管措施。主席，綜觀環球發展趨勢，傳統的國際金融中心如紐約和倫敦均善用創新手段發揮本身優勢，發展成領先的金融科技中心。香港金融業基建完善，應充分融合創新科技，提升金融機構的營運效率、風險管理、精準營銷，甚至擴展潛在客戶群。作為服務應用者的金融科技企業，更可謂機遇處處。不過，我想重申，如果我們未能及時在監管與創新之間取得平衡，便會很容易出現一如今天數位議員所說的情況——"蘇州過後無艇搭"。

主席，我現在手持的是大家經常看到的無人駕駛飛機或所謂的"航拍機"。在過去數年，大家看到無人駕駛飛機已被廣泛應用，有人純粹用作玩樂、拍攝影片或觀看景物。此外，電影業亦需要航拍技術，無論是高空拍攝或汽車追逐的鏡頭和場面，航拍機其實正在改變電影業；甚至是工程界也正在改變，例如，如要了解位於外牆的渠管或外牆剝落的情況等，現今已可以用航拍機協助，免除過往的搭棚工序。因此，航拍機不單是用作消遣的產品，其實已被廣泛應用。至於航拍機的市場，以全球計算，是以百億元計的市場。

其實，大家是否知道就航拍機而言，最大的品牌是DJI，即我手上這一部的品牌，中文名稱是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這是一間大陸公司，其創辦人亦是一名國內人士，總部設在深圳。

在2003年，他在香港科技大學修讀研究生課程。畢業後，他覺得無人機在將來可能是全球科技發展必不可少的應用產品。

他在香港讀書，並獲得香港的資助，生意做得非常成功，但他最終卻選擇在大陸創業。

大家試想象，香港並非缺乏資源和人才，雖然他是大陸人士，但他始終也是在香港學習，為何他不選擇在香港創業？

主席，今天討論"革新過時法例，促進創新科技發展"議案是非常有意義的。眾所周知，科技發展，特別是創新科技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如果創新科技做得好，定能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好的地方。我想從4方面分析科技發展對香港的影響，特別是香港過去被稱為四小龍之一。2016年，世界經濟論壇公布香港在科技發展排名第九，新加坡則排第二。這排名聽起來不覺有太大分別，因為大家也認為新加坡的科技發展一直在亞洲領先。不過，香港在數十年前已屬最先進地區，而香港的創新及科技基金於1990年代創立，至2015年已批出共90多億元，供申請的中小企業進行創新科技發展。可是，時至今日，香港竟然落後於新加坡，這是難以想象的。

我認為他們應該重新檢討，他們這種想法是否錯誤，以及對侵權行為應否加以管制，他們需要就這些事向公眾交代。我們看看新加坡，新加坡如今在四小龍中排名第一，因為新加坡是全球第二大的科技大國。新加坡在這方面的發展，聚焦在數方面。第一方面，他們在科研發展上聚焦於以科技立國。

第三方面，是官方和產業研究緊密合作，即科研緊密合作。第四方面，由企業主導、政府引導。在這方面，我希望局長聽到這最重要的一點，便是企業主導，政府引導，政府千萬別過度干預。

主席，今次的議案是"革新過時法例，促進創新科技發展"。事實上，我認為這是非常迫切的，尤其是香港計劃發展智慧城市，在停泊車輛方面確實需要更新現行的規例。政府就起動九龍東項目於去年開展智慧城市的研究，並計劃於去年12月完成"易泊車"手機應用程式的開發，向駕駛者提供實時的泊車資訊，但很可惜，雷聲大，雨點小，市民至今仍無法下載有關的應用程式。

現時有關泊車的問題，根源不單是泊車位不足，而是泊車位的資訊根本不流通，令很多駕駛者使用大部分的停車場時都是盲摸摸碰運氣，到達時才知道沒有泊車位，於是駕着車輛四處尋找，如果再找不到車位，便停泊在停車場門前排隊，結果有些停車場"有位無車泊"，有些則"有車但無位泊"，道路行車量也因此大增，停車場外汽車大排長龍。"易泊車"的理念根本不存在科技的問題，停車場擁用人或經營者只需要在其停車場入口閘機上安裝感應器，甚至在停車場內的泊車位上安裝汽車感應器，將有關的資料上載雲端，讓公眾使用，這其實是非常合適的做法。但是，很可惜，停車場在現行法例下無須公開其泊車位的資訊，所以，停車場的經營者寧可汽車在其門前大排長龍，以顯示該商場多麼受歡迎，也不願意將泊車位的資訊公開，繼而流失商場的客源。因此，政府應該從法例着手，令泊車位的資訊能夠流通。主席，泊車位是一個例子，顯示如果能夠適時更新法例，便可以解決很多現時市面上出現的問題。

有人或會說，這些是私人物業，強行要求它們公開資訊，會否侵犯私隱？

因此，我希望今天正式提出，政府必須考慮將這要求列為賣地的條款。

因此，我希望政府適時更新現有的規例，令現時的問題得以解決。

為促進科技發展，令香港本地的科技能夠得到應用，政府使用這些科技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政府有時候在應用上或政策上並沒有一套制度支持本地的科技產業，例如政府在招標時，很多時候會列明一些要求，包括要達到某些國際水平，但如果加入本地科技優先的條款，卻可能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

這些都是一些有效的規例和程序，但現時並沒有這些要求，因而令本地的科技發展有一定的難度。

我亦想表示支持莫乃光議員的原議案，因為他提出更新過時的法例，尤其在運輸方面，我認為政府應特別注意，而且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如何表示自己想吃甚麼，不想吃甚麼？如何表示生活上的選擇？如何表示面對的困難、痛苦和心情？職員竟然說，不好意思，過去5年，他無法和外界溝通。主席，這故事告訴我們，態度很重要。我們有技術，即使不是很高的技術，但我們可以不用，可以完全忽略弱勢人士。大約兩星期前舉辦的"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場內應有盡有：有長者臥床時使用的吸便機，套上去後可以自動吸乾淨，還有吹風烘乾功能；有3D打印技術製造出來的食品，幫助吞嚥有困難的人。有很多高技術，但如何應用？

這是10年前的技術，是香港研發的，但有沒有用？沒有用，很高的科技全部展覽出來，但其實全部以經濟主導。私營院舍只為賺錢，要花10萬元購買吸便機？這樣的科技發展，如何創新也沒有用處，不能幫助整體社會，不能改善弱勢社群的生活。因此，主席，我們談創新科技時，不應只着眼金錢，應該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質素。

根據社會創新或社會機械的研究，如果沒有市場利潤作為誘因，便無法吸引發明者加入這行業，無法推動社會發展。所以，最理想的願景，是透過創新科技提升生活質素。

市場盈利只是提供動力和誘因的一項重要元素。我相信我的引言非常清晰。

因為政府在過程中沒有好好履行其角色，沒有制定法律和建立不同類型的制度來保障創新科技市場能夠持續健康、公平而透明地發展。

香港醫療世界或所謂"正常世界"的人不懂得如何與他們溝通，所以要借助創新科技。有人便設計出一款機械人，可以幫助自閉症小朋友逐漸學懂與人溝通。這款供患上自閉症或語言障礙的小朋友使用的機械人，設計出來又如何呢？政府沒有制訂法律框架，沒有行業設計，即使有大學研發出來，政府亦根本無法提供市場，於是變成電子垃圾。

其實原因是很重要的，但我當然不認同陳健波議員提出的原因。我正正想提出一種說法，就是陳健波議員這類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的存在，其實可能就是香港這方面制度無法更新的原因，為何我會這樣說呢？主席，其他議員剛才舉出其他地區為例子，我發覺當中有兩種類別：情況A是自由民主的國家，而情況B就是專制的資本主義政權。

道理很簡單，就是不論是自由民主的國家抑或專制資本主義的政權，也是有意志的，而意志就會制衡着一些既得利益集團。

當時，殖民地政府吸引了一群資本家、銀行家加入管治體制，最初以行政局的組成形式委任立法局，然後在1980年代後，這部分便成了立法會功能界別。為何立法會的功能界別會形成對制度創新的制約？就是由於它不單是在體制外的業界，更是屬於體制內的一部分，而所有關於制度的更新建議和法例修訂，正如葛珮帆議員和姚思榮議員的修正案提到，要平衡持份者的利益才可能獲得通過。

第二點，如果功能界別的議員想證明自己並非如此，其實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我們剛才通過了由陳振英議員提出的《交通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就是以私人條例草案的形式處理。

謝偉俊議員提出了很重要的面向，就是創新科技很多時候幫助我們檢視和反省一些很基本的問題，例如何謂"擁有"一件物品、人如何可以得到自由、人與人之間怎樣建立不同關係等。另外，更加重要的反省是以色列的歷史學家赫拉利提出的問題，就是現時AI的發展，將會導致大量失業人口出現。主席，問題就是，如果張超雄議員倡議的安老服務設施或全民退休保障，政府現時也不會落實，那麼大家可以想象到在30年後，當科技和人工智能發展到某水平而導致大量人口失業，屆時政府會如何看待這些沒有用的人呢？

主席，公民黨的立場當然是要求立即廢除功能界別。但是，我們民主派的功能界別議員，確實如朱凱廸議員所說般，是有所不同的。說回當時《2014年版權條例草案》在立法會的情況，當時有部分法律界人士要求我支持《條例草案》。

所以，我們沒有只聽取部分業界的聲音或壓力，我們着眼整體香港經濟發展及創科發展的需要，故此反對《條例草案》。當然，在我們反對時，亦須面對我們業界的壓力，但我們頂着這些壓力。所以，並非所有功能界別議員都只聽取其業界的聲音，罔顧香港的整體需要。

但問題是，他們的利益不能凌駕香港經濟發展和創科發展的整體利益。這正正是我們為何質疑負責這範疇的創新及科技局局長竟無權處理《版權條例》及知識產權法。

那麼，政府又如何能確保我們的知識產權法可追得上潮流，能迎合香港須面對的挑戰和發展呢？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如果局長真的想修訂現時的《版權條例》或知識產權法來迎合創科的發展，他可以做些甚麼？所以，他首先需要做的，是把這portfolio或工作範疇取回，由自己的政策局負責，否則，每次政府向本會提交有關《版權條例》的法案，也要顧及那些版權擁有人的既得利益，這樣的話，香港便永遠無法向前走，我們的《版權條例》永遠也會落後於人。所以，現屆政府不能忽視這個問題。

代理主席，我想指出一個其實今天有些同事也曾提出的問題。正如新加坡的這個例子，原來如何運用、綜合、集合和處理資料，對我們未來社會向前發展有非常關鍵的作用。如果我們的資料無法有效分享，當然在這方面會有所窒礙。當然，我們也明白有相關法例如《個人資料條例》處理關乎資料分享的監管問題。

在我們將來的科技發展或運用"大數據"的過程中或就綜合處理社會資料而言，如想有進一步發展，在這方面可能需要提出一些新構思，讓大家進行討論。代理主席，讓我舉一個例子。

很多私人商場未必願意分享，甚至採取種種措施避免公開這些資料。它們不想與其他人分享得太多資料，老實說，因為不同商場之間亦存在競爭。因此，剛才陳恒鑌議員提到泊車位的問題，在某程度上亦與資料分享息息相關。代理主席，我只想提出我對政府未來工作的期望。我相信如想更有效地促進智慧城市的發展或更有效地使用創新科技，在資料運用、資源共享或資料分享和共享方面的思維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否則我們未必可輕易追上世界潮流。

代理主席，我對香港未來的創新科技發展仍然有信心，亦希望政府能展現主動的決心，並以新思維拆牆鬆綁。若然如此，我相信我們仍能追上世界的大潮流。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聽了議員這兩天的發言，發現大部分議員的言論或立場也頗為一致。

他們第一考量往往是有關做法是否違法，政府一定要把這守舊的思維丟棄，不應常常倒果為因，將法例作為執法目的。

近年，我發現政府對創新科技的反應滯後，並且以一種害怕和逃避的態度來處理。我最為震驚的是我們之前提到的Uber事件，我也曾就這議題發表意見。不過，創新及科技局局長的回應卻令人震驚，他身為創新及科技局局長竟認為Uber違法，認為他們這樣做是不對的，會影響業界利益。

正如她昨天所說，遇上一些重要問題，她會即時責成各政策局坐下來商討、解決。

代理主席，當整個政府如出一轍，在施政上的思維和行為也是如此時，我們如何期望創新科技可在香港落地生根呢？

最後，我想以一組數字作為給政府的警號。2013年，有統計顯示共享經濟只佔全球約35億美元的估值。根據羅兵咸永道估計，這個走勢到2025年——代理主席，很快便會到來——在全球經濟效益中會發展到3,350億美元，香港是否想繼續落後於形勢呢？

我現在想先談談如何拆牆鬆綁，如果要令減低碳排放及善用再生能源取得更高成效，我們在建築方面的條例必須盡量簡易。

2012年至今，聽起來可能時間不算長，相比其他法例，這項規例已很快作出改善，但5年過去，世界瞬息萬變，為配合現有新形勢，政府應放寬這項《規例》的適用性，容許專業人士協助民間安裝太陽能板時可以快捷地處理，而最大的誘因是如何拆牆鬆綁，政府可以在某些情況下放寬建築面積，以利便業主，使他們既能享用有關設施，又可同時在生活空間得到改善。這是我今天要特別提出來的建議。我支持這項議案的原因，是要提出一些最實際的建議，指出如何回饋市民，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可直接受惠，而向他們提供的誘因，是他們容易明白、容易消化和容易承擔的。如果能夠提供上述的利好條件，必定有助推廣現時的可再生能源計劃。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感謝29位議員就我的議案發言，亦特別感謝提出修正案的7位議員，他們修正案的內容我大致同意，我會談談他們的修正案。首先，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特別集中討論共享經濟。

他亦提到既得利益者等，其他議員亦有提及。

我亦支持梁繼昌議員的修正案，他提出廣泛建立"沙盒"制度，令企業可以更具彈性地用各種方法應用創新科技。

政府應該可以借鑒這個做法，應用在其他行業，或者擴大在金融業的應用。

姚議員亦點名提到共乘汽車、民宿平台等，其實它們的發展出現問題，很大程度是受到既得利益公司阻礙。

我現在請容海恩議員動議修正案。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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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議員已獲通知，由於容海恩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毛孟靜議員及姚思榮議員已撤回他們的修正案。

我沒有保留我原修正案前言的修正，但保留了我原修正案中最核心的建議，並且為此作出必要的行文修改。我昨天在發言中已解釋這些建議背後的理據，亦相信這些建議有助於對今天這個課題作進一步的思考。我現在提出這項經修改的修正案，懇請各位議員支持。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盧偉國議員就經容海恩議員修正的莫乃光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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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革新過時法例，促進創新科技發展"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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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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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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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

梁繼昌議員，由於容海恩議員、盧偉國議員及葛珮帆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容海恩議員、盧偉國議員及葛珮帆議員修正的莫乃光議員議案。我的修正案其實主要是針對金融科技和將"監管沙盒"擴展至其他初創企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繼昌議員就經容海恩議員、盧偉國議員及葛珮帆議員修正的莫乃光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莫乃光議員動議的議案，經容海恩議員、盧偉國議員、葛珮帆議員及梁繼昌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議案辯論。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會請梁國雄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退休問題在香港已經討論了好一段時間，我自2012年加入立法會至今已有5年，其間這議題一直沸沸揚揚，原因之一是香港人口已經開始老年化，長者貧窮人數有增無減。在2011年，香港65歲或以上的人口只有90萬，到2016年已上升至117萬。很多長者因為退休後沒有收入，已跌入貧窮之列。去年，扶貧委員會發表報告，長者貧窮人數高達30萬，而最近政府統計處公布的堅尼系數更高達0.539，其中原因，與長者貧窮人口擴大有關。在此，我先不爭拗堅尼系數和貧窮線是否忽略或隱藏了長者資產的問題，不過，作為大都會的香港，經濟排名屢屢名列前茅，卻竟然出現貧富懸殊的情況，不禁令人慨嘆，香港的窮人和貧窮長者為何這麼淒慘？另一原因是強積金未能發揮效用。關於強積金的對沖問題如何削弱了強積金的保障能力，我的黨友稍後會針對這方面發言。我想在這裏提出的是，強積金制度只涵蓋"打工仔女"，未有參與勞動市場的人一概未能受惠。此外，一些較年長的僱員往往只供款一段較短時期，所以強積金對他們來說，難以發揮作用，加上強積金的強制供款比率只是5%，對很多人來說，這似乎是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難怪社會每次討論全民退休保障時，大家都會感到憤慨，期望未來能有更佳的保障制度。退保問題在社會上討論持續，不同團體、黨派和學者均積極提出不同方案，社會討論氣氛十分熱烈，可謂一時無兩，加上政府願意作出回應，透過扶貧委員會提出方案，更把坊間的討論推動得如火如荼。不過，退休保障並非一項短期政策，而是既重要又複雜的公共政策，不僅關乎現今世代，更與未來世代息息相關，影響深遠，政府有必要作出深入研究和謹慎考慮，這方面大家是理解的。我們認為，理想的退休保障應該達致全民受惠，換句話說，不論長者過去從事甚麼工作，屬於甚麼階層，我們都應該致力保障他們的晚年生活，以報答長者多年來對香港的貢獻，並體現政府對照顧長者的承擔和基本責任。因此，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一直倡議可獲退休保障的應該是全民，絕不能顧此失彼。在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時，分派劃一金額，可否照顧到貧窮長者呢？

事實上，我們一直存有疑問，劃一津貼金額究竟應定在甚麼水平，才足夠保障長者生活？我們要知道，每個人的退休生活質素和實際需要都不盡相同，劃一金額這條界線應如何釐定，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不過，社會資源並非無窮無盡，不論我們採取按需要分配，還是劃一分配的方案，政府在推行退休保障方案時必須考慮融資問題。雖然政府和社會團體都提出了一些方案，但最終均會牽涉改革稅制或現有強積金制度，過程複雜而且千絲萬縷，相信對新一屆政府而言，將會是一個重大的考驗。我們期望當局應以嶄新思維，在平衡各方利益和綜合意見後，推動落實。因此，民建聯就今個年度的施政報告中的長者措施提出多項優化建議，希望可以令長者盡快獲得支援。首先，我們建議在現行長生津上增加一層高額津貼，以協助一些擁有小量積蓄作為"棺材本"的長者，他們很多寧願省吃儉用，也不會輕易動用這筆金錢。我們相信，增設一層高額津貼可以支援他們緊絀的生活。不過，政府建議高額長生津的資產限額只是144,000元，這未免過分嚴苛。我們經常接觸的長者均期望政府能將這資產限額提高至最少30萬元。

此外，應該調整高齡津貼制度，免審查資產和免入息限額，令每名長者到65歲時便可獲得一筆金額。按照我們的建議，按經濟狀況可取得不同程度的支援，較為貧窮的人士可以多取一些津貼。換言之，調整政策後的高齡津貼、長生津及高額長生津可以覆蓋全港長者，達致全民受惠。此外，我們建議將高額長生津的資產上限放寬至30萬元，較現時的22萬元為高，相信可以令現時領取長生津的40多萬人受惠。最後，我們建議政府應該同時提供其他配套措施，為我們的退休長者提供更多元化的安排。

事實上，在整個過程中，坊間最強烈的訴求，便是爭取人人受惠的退休保障。可惜，政府在2015年年底就退休保障展開的諮詢，至2016年年底向小組委員會提交報告時，竟然沒有提出具體建議，並予市民大眾一種感覺，就是政府仍在拖延退休保障工作的發展。其間，小組委員會曾就退休保障融資方案、施政報告中提及的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等數個議題進行詳細討論。可是，政府始終未能解答，對於現在缺少了第一根支柱，即公共公積金的問題，究竟政府是否不願意承擔？

在爭取退休保障的路上，香港兜兜轉轉，走了很多冤枉路。在1980年代，我們曾討論"老年金"計劃，但不成功。

因此，為了讓人人受惠，所有人也有退休保障，工聯會自始至終均爭取全民受惠的退休保障方案。因為香港是一個富裕的社會，而我們的財富亦是由上一代努力地賺回來，一直累積至今時今日，香港的財政儲備達至9,000多億元，但香港的長者貧窮率卻不跌反升。樂施會在去年10月公布《香港貧窮狀況報告》，發現65歲或以上的貧窮長者人數，由2011年的287,500人增至去年的332,800人，是過去5年的新高。香港的庫房明明"水浸"，但長者卻要捱窮，究竟發生甚麼事？政府其中一個功能應是進行財富再分配，政府必須做好這職責方能稱為稱職。因此，工聯會倡議的退休保障綜合方案，要求政府撥出一筆自回歸以前已預留不用的錢，用作退休保障的起動基金。香港在回歸前已經開始預留土地儲備基金，現在已有2,000多億元，其後由於工聯會建議將這筆土地儲備基金撥作退休保障之用，前財政司司長便刻意將這筆錢收起，改頭換臉，連名字也改為"未來基金"，表面上是預留作未來用途，實質是"封盤"，不讓我們動用這筆錢來推行退休保障。前財政司司長的理財哲學是任由庫房"水浸"至滿瀉，也任由長者繼續捱窮。

這筆2,000多億元的"未來基金"，是他們年青力壯時，在當時還未設最低工資時，"捱生捱死"，從事一些低工資的工作，從而造就一些商界大肆發展、大展鴻圖，然後交稅給政府，政府因而儲下這些儲備。由於政府沒有做好退休保障，10多萬長者繼續捱窮，政府實應將這些靠長者年青時所作貢獻，累積下來的成果回饋給長者，他們才是這2,000多億元實至名歸的持份者。現時，政府的退休保障架構，分成多個層級，最窮、最無助的長者可領取綜援；經濟環境稍佳的長者，便可領取新版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或退而求其次領取長者生活津貼。這些長者津貼或須經審查，或須申報資產。如果要不經審查或不用申報，便要等到70歲，領取1,000多元的"生果金"。一旦要審查、要申報，很多長者也會"耍手擰頭"，因為他們知道會被排擠在外。

我們認為唯有免審查，人人受惠，沒有標籤效應的退休保障才可讓長者放心申領，讓長者得到有尊嚴和對等的回報。工聯會倡議的退休保障綜合方案，便是希望在強積金之上，多設一層全民受惠的社會保險，讓每名65歲的長者均可以每月領取大約3,500元的金額，即使沒有強積金的人，例如家庭照顧者也可享有。我的修正案亦提出要透過扶貧委員會，繼續討論全民退休保障。因為扶貧委員會內已有社會各方面的代表和成員，亦一直是討論退休保障的主力單位，所以適合繼續進行相關的討論，但前提是當局願意加強力度，推進融資、財政安排等討論，才會有效果。因此，不論是由扶貧委員會討論，還是按梁國雄議員原議案所說，另設機制來討論，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改變其思維。如果政府一天不肯推動全民退休保障，則不論採用甚麼機制也不會達成共識。最後只會推行修修補補的措施，令長者未能得到應有的保障。

主席，首先感謝梁國雄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對於設立沒有資產審查而可令全民受惠的退休保障計劃，我們公民黨自創黨以來都完全支持，今天當然也不例外。對於我們支持由學者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今天稍後時間敝黨的譚文豪議員將進一步詳細說明。自上屆政府邀請周永新教授進行研究和提交報告後，我們認為已有足夠的理據和條件，讓政府推出沒有任何預設和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可惜，上屆政府欠下的這筆債，我們不知道本屆政府在羅致光博士的領導下能否作出補償。主席，在今天的討論中，我希望與大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全民退休保障。就全民退休保障來說，社會往往會視受惠的長者為社會或大眾公共財政的負擔，但其實這是否必然呢？其實未必。我們不妨嘗試從銀髮市場的角度來看，或許可能會有新的思考。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2015年發表的《香港銀髮市場調查報告》，四成受訪長者表示，如果有基本的退休保障或收入，例如我們今天所說的全民退休保障，最能促成他們參與銀髮市場的購買活動。主席，雖然香港的銀髮市場未必能夠及得上日本和歐洲等地方，甚至可能未必能夠比得上內地，但其實我們要問為甚麼？當然，這與我們實際上的社會結構有必然關係。很多長者可能有資產，但欠缺現金或"生錢"。其他議員剛才亦很準確地指出，長者在這情況下，對於是否願意花錢確實存在憂慮。社聯這份報告已清楚指出，無論長者有退休金或資產，他們也未必敢亂花錢，這或許由於他們預計自己可能面對醫療費用，因而有極大的壓力所致。

因此，主席，其實這是相得益彰的，我們既能為長者提供安全網，而在全面和健全的退休保障制度下，長者又能夠消費，成為社會經濟的促進者，更可產生一個新興市場。主席，我想在餘下的時間提出以另一角度討論今天的議題。除了全民養老金這個提供經濟資助的概念外，其實我們需要的是一套完善的安老政策。歸根究底，我們應該要問的是究竟香港政府和立法會希望為香港的長者提供怎樣的晚年生活？我想答案應該很簡單，便是活得有尊嚴、活得有質素。這牽涉我們的安老政策必須有一個宏觀的藍圖，這也是我今天在修正案中提及的藍圖的意義。主席，在繼續討論的過程中，正如剛才郭偉强議員提到，社會上必然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是我們無法逃避的。我相信有一個例子都能觸動大家的心靈，便是最近有關一位中風癱瘓病妻的個案。有一位伯伯由於無法照顧他的病妻，於是親手結束她的生命，然後自首。這其實顯示社會的另一面，便是獨居長者又或我們稱為"二老家庭"，即兩位長者組成的家庭的情況。

主席，前特首在20年前對長者需要的評估，到了今天可能已不合事宜。在董建華的年代，當時的需要可能只是足夠的社區照顧名額、充裕的長者宿位等，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屬"。但是，我們說"老有所養、老有所屬"已經20年了，至今我們仍然面對宿位不足等問題。

主席，這正正便是我所說的藍圖，也就是並非硬件的追求，亦不是數字和金錢上的追求，而是一套宏觀的策略，說明如何保障我們的長者。我想在以下的時間說說"平安三寶"。我們曾接觸一些社會服務機構，他們已開始談生死教育，亦開始利用親子課程，以達致社區教育的效果。

包括遺囑、持久授權書及預設醫療指示。我相信很多市民也知道遺囑是甚麼，反而是有關長者，尤其是漸漸失去某些能力，例如腦退化長者的個人預先安排所牽涉的第二寶和第三寶，可能我們的社區或社會則較少接觸。第二寶所說的持久授權書在1997年透過《持久授權書條例》訂立，但根據2008年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報告，在1997年至2006年的9年之間，原來只有16份持久授權書獲註冊。這顯然是社會對相關的法律工具認識不足。

這當然是較好及能夠在護理安排上使長者安心的法律工具，尤其是當長者患重病時，我們經常看到很多長者由於沒有作出相應措施，其家人又未必有足夠資金幫助長者處理其護理的問題。這是我們需要做的，我亦希望局長能在未來日子推動社會對這方面有多一點的認識，從而能夠真正幫助長者，又或讓社會上有更多人認識，尤其是子女或社工等，讓他們可在社區推廣和參與。這其實能夠為長者作出適切的安排和準備。至於第三寶所說的預設醫療指示，相信更少社會人士認識。這可能與中國人的傳統有關，因為長者或家人很多時候也未必能夠坦然面對自己病重時應如何作出處理。如果預設醫療指示在簽署時加入預設照顧計劃，病人、家人和醫療團隊便可商討一個可接受的方式，令病人在晚期時有一個大家也明白的醫療照顧計劃，讓長者安享晚年。主席，說了那麼多，其實也是希望說服局長和本會同事，我們需要的並非只是硬件，不只是提供更多床位和宿位那麼簡單，當然這些也是我們要追求的，亦並非簡單地設立全民養老金，當然這也是很遙遠的事情，我們仍會繼續爭取，而是希望在羅局長的帶領下，能夠有更宏觀、更廣闊的思考角度來面對我們日益老化的社會。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首先，我感謝梁國雄議員在新一屆政府的第一個立法會會議提出這項議案，以及梁志祥議員、郭偉强議員和楊岳橋議員提出修正案。今天的議案辯論給我們一個很寶貴的機會，讓我們與大家分享新一屆政府對於退休保障這項重要議題的理念和想法，更給我一個機會，繼13年前在同一個會議廳發言後，在今天——13年後——再次有機會可以在這裏向主席和各位議員發言。在20多年後，差不多每3個香港人之中，便有一個是65歲或以上的長者。我相信大家亦認同，整個社會在面對高齡化為香港帶來的挑戰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讓長者在香港這個家安享晚年。要讓"銀髮族"老有所養，退休保障是重要的一環。

我歡迎羅局長在13年後重返立法會。主席，去年年底，扶貧委員會發表《退休保障公眾參與活動報告》，當時的扶貧委員會主席，正正就是今天的行政長官，所以我想這個問題今屆政府一定會有個了斷。論經驗、論淵源，特首處理退休保障是責無旁貸，捨她其誰？人所共知，政府提出的方案備受各方批評，其中牽涉兩個層面：第一，原則上應否進行資產審查？第二，如果進行審查，應如何訂定界線？我相信大家也認同，第一個原則性問題是整個爭議的核心，所以我會用大部分時間解釋我在這方面的立場。支持不設資產審查的朋友，即是一般說的全民退休保障，其中一個重要理據是公平，人人有份，每人所獲的金額相同，但其實這是一個悖論，因為支持資產審查的朋友，也同樣講求公平。事實上，公平這個3歲小朋友也懂得說的理念，實質上涵蓋兩個可能各走極端的價值觀：公義和平等。

這便是整個退休保障爭議的核心。

安老院舍有很多宿位嗎？是嚴重不足的。

說到這裏，要談談政府的財政問題。我們是否永遠也會有這麼多盈餘呢？今年財政預算案分析，問題不是政府有否盈餘，而是政府收入結構相當有問題。分析指出，過去10年的賣地收入波幅極大，2008-2009年度是170億元，2016-2017年度是超過1,200億元；分析的另一段指出，由1998年至2004年期間，本港經歷金融風暴，科網泡沫爆破，經濟陷入困境，政府收入銳減，連續5年出現財政赤字。從以上資料可見，香港政府的財政收入有數個特點：波動大、稅種和行業非常集中、可預見性十分低，所以大家可以說政府富有，但可能只是"三更富，五更窮"。因此，我支持改革稅制，同樣支持公義的稅制，即能者多付。我認為應該研究更累進的個人稅、利得稅、物業空置稅或奢侈品稅。換言之，我支持分配和融資，也是講求公義，而不是一味講求平等。談完原則，便談細節，即界線的定位問題。

主席，政府統計處在6月初公布了中期人口統計報告，指出2016年按原本每月住戶收入編製的堅尼系數為0.539，其惡劣情況是45年來的新高。當中原因除了在財富再分配方面出現嚴重錯配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香港人口老化，沒有收入或收入不多的長者家庭數目增加。如我們不能有效回應人口老化的挑戰，相信堅尼系數還會進一步擴大，社會的貧富懸殊將更趨嚴重。上任特首梁振英在發表施政報告時指出不會落實民間爭取已久、沒有資產審查、不論貧富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而只會把資源集中給有需要的人。我不認同這種說法，因為退休保障原則上應是一種權利。香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是數十年來長者付出青春及汗水換來的成果。當長者青春不再，社會為他們提供生活基本保障是應有之義。事實上，如設立一個有資產審查的方案，不但會篩走未符合資產限額的長者，更變相減低市民的儲蓄意欲，違背了以儲蓄作為退休保障支柱的原則。扶貧委員會在2016年發表的退休保障諮詢報告中亦表示較多意見支持"不論貧富"的原則，我不在此重複當中的論點。我希望新一屆政府能在全民退保的大前提下，共同商議切實可行的方案。我所屬的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支持一個由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保方案，先由政府一筆過投放1,000億元作啟動基金，再由僱主及僱員每月固定供款。政府在2015-2016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表示，會預留500億元承擔改善長者退休保障。我促請政府妥善運用款項，並額外增加資源，起動免資產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現時，由僱主和僱員共同供款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並不能保障市民退休後的基本生活需要。更甚者，強積金最大的缺失是把非在職人口如家庭照顧者和失業者完全排除在退休保障的範圍外。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2015年，全港家庭照顧者達65萬人，其中有30%的人口已達55至64歲，他們的退休保障權益完全被忽視。勞聯早前已提出建議，以最低工資作起步點，由政府為非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每月的最低供款。如以現時最低工資時薪34.5元及每周標準工時44小時計算，每月供款額為303.6元，便可讓社會上不同崗位的人士也老有所依。在退休保障問題上，我不能不提及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我歡迎特首林鄭月娥放棄上屆政府固執己見的處事作風，重新考慮調整政府提出的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建議。但我必須重申，僱員權益和退休保障不能混為一談。在改善僱員權益的同時又拉既有權益的倒車，這種做法並不合理。我促請政府在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同時，亦不能損害僱員的應有權益。主席，香港是高度繁榮的國際大都會，但在繁華背後卻是不少長者長年在勞工保障不足的社會、惡劣的工作環境下從事低工資、長工時的工作換取的成果。香港得享今天的繁榮，虧欠了他們很多。我支持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讓我們的長者能安度晚年。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首先歡迎首次出席立法會會議的新任局長羅致光。我深切希望他在聽畢我以下的發言後會考慮我們的建議。我剛才聽到梁國雄議員表示反對發展創新科技，但大家皆知道，假如香港經濟無法發展，又如何可以增加收入，改善民生福利呢？他現在提出"全民派錢"的退休保障方案，是否有點自相矛盾呢？主席，梁議員提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議案的原意其實是好的。民建聯一直支持"老有所依"和"老有所養"的概念，因此我們提出的三級制方案便有全民受惠的性質。但是，對於梁國雄議員的原議案，以及郭偉强議員和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我們有些想法卻非常不同。社會對全民免經濟審查及劃一金額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有不少不同的聲音，亦有很多人認為不應"通派"，而應該將資源用於更需要支援的長者身上。儘管政府目前庫房很富有，但如果有一天不足夠，責任便會落在納稅人身上，亦可能間接地落在下一代的年青人身上。所以，社會真的有不少聲音反對要多交稅。經濟學者也曾進行計算。假設政府向65歲或以上的長者每月派發3,230元，而且金額以後不變，當長者人數達260萬時，政府每年的開支便會超過1,000億元。屆時，政府可能難以維持，因此要大幅加稅。連研究退休保障的周永新教授也表示無法說服時下年青人要多交稅。主席，有議員希望落實全民"通派"的退休保障，但他們卻不認同我於上月提出的"嬰兒基金"。

這樣的話，其實有些人是無需我們幫助的......
蔣麗芸議員，請稍停。公眾席上的人士，如果你們繼續發出聲音，我會要求你們離開公眾席。

蔣麗芸議員，請繼續發言。

主席，我們認為，假如政府真的希望讓長者的晚年能夠過得好一點，為何我們不及早幫助他們呢？又或是，在每個人一出生後，便為他們的未來及早籌謀呢？我們在上個月建議的"嬰兒基金"所需的資金約為全民退休保障的十分之一。在推行全民退休保障下，政府每年會向每名長者派發38,000多元。在我建議的"嬰兒基金"下，每年只需將上述金額約十分之一存入每個嬰兒戶口，父母也可以再作供款，待小孩子18歲後可將款項用作繼續進修，甚至是置業的首期。

退休保障讓長者的晚年過得舒服一些，而"嬰兒基金"的概念則有機會讓年青人的一生過得舒服一些，何樂而不為呢？主席，我們相信"嬰兒基金"的設立亦可增加市民的生育誘因，幫助政府制訂長遠的人口政策，但最重要的是為孩子帶來希望。"嬰兒基金"是人性化、從下而上的政策。我希望大家在討論退休保障的同時，也可以考慮年青人的未來。

主席，香港社會為了退休保障制度爭議了數十年，當年放棄涵蓋所有長者的老年退休金計劃，最終推行了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在立法會也經過多場激辯，之後政府再進行諮詢。數據顯示不分貧富計劃的可持續性成疑，亦會攤分了有需要長者應得的資源。很多論據大家也耳熟能詳，時間所限，我便不在此重複。兜兜轉轉，今天這項議案想帶香港走回頭路，改一個名字推行全民退保，究其原因，並非背後的理性考慮因素有甚麼重大改變，而是民粹主義和福利主義抬頭。主席，我完全支持社會公義，支持適切地大力幫助有需要的退休人士。可是，社會公義有別於福利主義，這項議案把長者貧窮和退休保障的複雜課題混為一談，錯誤地把全民退保當成萬應靈丹，其實便是閉起雙眼，完全無視真實的世界，把香港推向福利主義，卻隻字不提整體社會要為福利主義付出的高昂代價，這是相當不負責的。主席，何謂真實世界呢？老齡化並非香港獨有的問題，全球不同國家的退休保障制度，其實也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世界經濟論壇近月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自上世紀中葉人類的壽命不斷延長，今年出生的嬰兒預期普遍壽命可達100歲，65歲以上長者人口會由6億人增至2050年的21億人，增加3倍以上。目前，每1名長者由8個在職人士供養，屆時會減至只有4名在職人士供養。

主席，其實道理很簡單，要維持高福利的社會制度，就需要徵收重稅，但這樣會打擊勞動力積極性和影響營商環境，導致私人企業萎縮和經濟停滯不前，1970年代的英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問題是，即使政府願意加稅，現實可能都不容許。好像日本為了支付國民年金計劃的撥款，在2012年通過分兩階段把銷售稅由5%加到10%，但在首階段2014年把銷售稅增加到8%後，國民消費就下跌，觸發日本經濟陷入衰退，結果第二階段的實施時間一拖再拖，最新的說法是會推遲至2019年。反觀香港，強積金制度已推行16年，200多萬名僱員已為退休展開儲蓄和投資，對於收費高等問題固然要繼續處理。至於強積金對沖機制，上屆政府已經作出方向性的決定，今屆政府亦表示會重新聆聽勞資意見，尋求共識，希望各界在和衷共濟的情況下，盡快找到大家也滿意的解決方案。對於有需要的長者，社會保障的覆蓋率達到74%，共91萬名長者受惠，如果仍有需要優化之處，大可以再提出來。主席，最重要的是，香港奉行資本主義，市民重視自力更生，充滿拼搏精神，因此過去創下了經濟奇蹟。《基本法》第一百零八條亦訂明，香港實行低稅政策。面對人口老化，我們更要保持這些競爭優勢，有何理由要反其道而行之，走向福利主義，為自己製造一個財務計時炸彈呢？我們必須向香港人清楚說明這些背後的真相，否則先有最低工資，繼而再推全民退保和標準工時立法等，高福利主義政策會不斷"斬件式"地在香港推出，莫讓港人一覺醒來才驚覺香港已經變成一個福利社會，到時便恨錯難返。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過去數年，我們一直希望財政司司長在制訂財政預算案時，可做"千里眼"的"財爺"，要看得長遠和可行。當然，在今天這項"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議案上，我們同樣期盼有一位"千里眼"局長，即不單單考慮今年、明年或5年的情況，而是考慮20年、30年，也就是我們下一代對退休保障問題的看法。對於香港來說，退休保障問題已經迫在眉睫。由於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出生的人很多，他們現在快將踏入60歲，很快便是長者。

究竟我們要讓誰參與這項退休保障計劃呢？中國人常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事實上，很多長者確實協助年青夫婦照顧兒女。可是，有些情況是"家有一病"，特別是病老；還有一些是獨老，即孤獨老人的情況。

他們或許幸運地有子女照顧，但如果家有一名病老，整個家庭的情緒也會受影響，甚至直接影響較年青、是經濟支柱的家庭成員，他們要放棄工作擔當全職照顧者。

因此，這不單是貧窮長者要面對的問題。

最後，我想說一說退休保障的問題。有些人將退休保障，或者無資產審查的退休保障——工聯會對此是支持的——跟政府的基建或長遠投資對立起來，覺得政府只做基建，不做退休保障，應該把做基建的款項用來做退休保障。我覺得這種對立思維有所偏頗，因為社會若要提供退休保障，持續的經濟動力是很重要的。

多謝梁國雄議員提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議員議案，因為這項議案告訴我們，退休保障的爭議未劃上句號，而全民退休保障亦未劃上句號，儘管政府在2016年年底已表示退休保障的諮詢已經完結。或許對政府來說，這已是句號，但對民間社會人士、長者及過往30年來爭取全民退保的人來說，這並非句號，頂多只是感歎號。羅致光局長作為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導師、前立法會議員、扶貧委員會委員及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今天第一次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的身份前來立法會正式工作，還要回應我們提出關乎全民退休保障的議案，我真的有種冥冥中自有主宰的巧妙之感。

當他上場時，我在記者面前說他是一個有能力的人。他左腦的能力非常發達，我只希望他右腦的能力也同樣發達。左腦管理邏輯、計算，在資訊時代要洋洋灑灑；左腦亦管理右邊的身體，令自己能清楚解讀字面的意思，分析很多細節。但今天我們要進入右腦的時代，而右腦時代講求同理心、故事感、設計感和體驗，關乎如何控制我們左邊的身體、領會弦外之音和考慮全局。談到同理心，我應該與羅致光局長談談同理心。對於"三餐不繼"這4個字，我不知道他今天還有甚麼感覺。香港的確沒有甚麼人直接因飢餓而死亡，但不少基層市民仍然因擔心食物不足、不能糊口而活在惶恐之中。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2014年進行的"社會弱勢人士的匱乏研究"發現，全港有超過36,000人因經濟困難而未能負擔一天三餐。每天面對這份惶恐的其中一種基層人士就是清貧長者，而這個數字還未包括大量隱蔽個案。吃不飽的長者會怎樣做呢？我曾接觸很多長者，有些長者要省着吃，將一餐的錢分作三餐；有些長者特地到街市購買收市前的減價菜；有些長者甚至為了節省十元八塊而到街市的垃圾桶或後巷撿爛菜煮食。有些長者告訴我，他們盡量購買便宜的豬骨，並非因為他們喜歡吃豬骨，而是因為豬骨更耐煮，因而可以多吃數餐有味粥。此外，當我們到深水埗西九龍中心的快餐店和food court時，相信也會看到有長者吃"二手飯"的畫面。難道這就是安老政策？較為進取的長者會如何呢？他們會留意哪一區有愛心飯店派飯和派物資，但不要以為派飯是一種有便宜可撿的行為，因為長者往往為了一盒只值30元的飯而要在酷熱天氣或下雨天排隊輪候四五個小時，並無誇大。有甚麼事情會令羅局長花四五個小時排隊呢？

面對人口越趨老化，自由黨支持政府及早籌謀，建立適切的退休保障制度，讓市民達退休年齡時能有一定的金額應付基本生活開支。但是，正如我在2012年10月24日就張超雄議員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議案發言時所說，綜觀全世界，看不到有一個國家能夠推出一項全民退休保障方案，既能夠讓長者可以無憂無慮地退休，又不會加重下一代年青人的負擔。全民退休保障涉及龐大的公共財政收支，但財政資源有限，為用得其所，有效地進行資源配置，自由黨絕不贊成免經濟審查及劃一金額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即不論貧富，全民"通派"的方案。在人口持續老化下，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預計會大幅攀升，總撫養比率將會隨之而上升，因此"隨付隨收"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將會為社會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事實上，政府一直把退休保障的責任推向商界，向僱主開刀，是不合理的安排，因此自由黨反對任何進一步要求商界參與供款的建議，因為大部分中小微企已承擔了很多僱員福利開支，如果再增加他們的負擔，等於把他們趕上絕路。自由黨主張按經濟需要向退休長者提供保障，而訂定資產指標可讓長者享有一定的退休保障。此外，現時長者自住的自置物業亦無需包括在資產計算內，讓大部分擁有1個自住物業的長者可保持原來的生活水平。對於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的建議，由於有違當日設立強積金的承諾，因此自由黨及運輸業界均不會支持。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於2月向立法會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取消強積金'對沖'對企業營運影響的評估"文件指出，取消對沖後將有2,400間企業由盈轉虧，當中運輸業更首當其衝。取消對沖安排所衍生的額外支出，將會由企業自行承擔，對企業的營運構成甚大壓力，有可能增加行業內的中小微企倒閉的風險。為減省營運成本，僱主只能被迫當"無良僱主"，在劃線前出現"埋單潮"，把員工先行解僱，再透過合約或短工形式聘用，甚至完全把工序外判。

事實上，為讓長者退休生活獲得完善的保障，老有所依，政府應進一步優化各項長者福利，例如優化長者生活津貼；透過稅制以鼓勵家庭對長者的支援，包括提高各項供養父母、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的免稅額，甚至研究放寬供養父母同住的扣稅限制，由必須居於同一單位內，放寬至居於同一屋苑或同一大廈，以及提供家居照顧免稅額等，以鼓勵子女照顧父母。

事實上，香港有很多長者需要社會支援，政府應集中資源幫助有需要的長者身上，讓他們獲得較高金額的援助。說到這裏，我預計有人會用人身攻擊的手法指罵做實事、說實話的議員。這些用粗俗說話來罵人的議員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中，以為這樣便能阻止其他議員表達不同的意見，我認為他們一定會失敗。

大家也知道，大部分功能界別的議員是專業人士或各行各業的代表，一向最支持和推動香港的發展，令政府有較多資源來扶貧。所以，反對發展的議員提出要取消功能界別，其實令我啼笑皆非，摸不着頭腦。我重申，對人不對事式的"拉布"，不論怎樣也"拉布"，一定會窒礙香港的發展，令香港付出代價，政府沒有資源做好退休保障，這些傷害慢慢便會浮現出來。我說了這番說話後，相信稍後又會有人惡意攻擊我，但我不會回應，只因為我今天再沒有發言的機會。有關議員千萬不要因而幻想自己是對的。我支持政府的扶貧大方向，並希望在公共財政許可的情況下，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更大的津貼額；而資產審查方面，亦應該以寬鬆為原則，讓有需要的長者都能獲納入保障的範圍內。同時，政府亦應該保證當經濟有增長時，津貼水平亦應該隨之增加，包括不設資產審查的"生果金"。

其實上屆政府已提出劃線方案，但結果勞資雙方也不接受，新任特首更表示要重新研究。今天，我們看到對沖機制對於基層市民事實上有很大影響，但是，取消對沖機制亦對中小企帶來很大的衝擊，這些問題需要小心處理。但是，必須注意一點，當年推出強積金時，政府承諾加入對沖機制，以換取商界支持，所以，商界的反對並非無理取鬧。

因為當時已預計那筆錢可用作對沖，突然間向他們追討，我相信很多中小企都不能支持。同時，政府應該盡量分階段實施，以減低對商界特別是中小企的衝擊。取消對沖機制導致中小企的結業潮，我相信亦非勞工界想看見的事。至於公共年金計劃方案，我認為是好的方案，我知道很多市民對計劃有興趣。這種形式的退休計劃，正好適合比較富裕的長者。目前的問題是規模太小，可能供不應求，所以政府應逐步加大額度。另外，我亦建議把強積金和公共年金接軌，讓有經濟基礎的退休人士提取強積金累算權益投入公共年金之中，以發展出另一條退休保障的道路。

我不知道是因為《基本法》沒有訂明何謂"公民"，還是因為在現實上，我們根本無法估量未來的長者人口。

簡單而言，是因為香港沒有單程證審批權。這缺失令很多市民或以香港為根的年青人對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政策有很大疑慮。

因此，在政治哲學上，兩者不能並存。政府如果有政黨背景、政綱或執政理念，又怎麼可能傾向右方推行強積金計劃，而同時又傾向中間偏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呢？因此，我的立場是，要推行全民退休保障，第二項條件是必須取消強積金計劃。第三點關乎一項更具體的政策限制。

意思是，人人在香港有不同的付出，包括家庭主婦和一些群體其付出是無法在市場上衡量及計算的。如是者，該如何保證他們在退休後可享有符合基本生活質素的晚年呢？

政府在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時，其實是在進行財富再分配的工作。

代理主席，聽到剛才多位同事的發言，不無感慨。

每當有福利機構，如"惜食堂"等組織派飯時，大家或會感受到有人在做善事，既環保又可幫助貧窮人口。可是，如果處身其中，難免感到心酸，我相信局長也有這方面的經驗。

香港大約有100萬長者人口，當中30萬名活在貧窮線下，而長者貧窮率是一般貧窮率的兩倍。

換言之，香港的貧富懸殊越來越接近1，而極端的貧富狀態便是1，這代表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已越來越嚴重。當然，有很多人會爭論不應只看該系數，因為可能是全部人一同拉高了數據，也就是說情況可能已經改善，只是好的人變得更好，所以貧富懸殊率才會高。他們沒有注意現實的情況，不知市民活在水深火熱中。

不過，我想告訴他，正因香港那5根支柱充斥裂痕和不足，今天才有那麼多長者站出來，民間才有這麼大的聲音爭取要求改善。多位同事也有提到其中一根支柱強積金，但這根支柱顯然令市民大眾沒法老有所養。

第二，不單是虧損，即使該年度沒有虧損，所得增長也可能無法支付行政費。

可是，我認為"拉布"最成功的其實是特區政府。

我希望局長知道民間也有很多這種方案，希望他盡量聆聽市民的聲音。昨天，林鄭月娥表示，她會責成各局長與各政黨及民間團體溝通，聽取真正的民意。今天的發言時間很短，只有7分鐘，我無法詳列所有數據，但我相信即使我不說，局長也滿肚數據。

我也認同很多同事的說法，就是我支持民間倡議的2064全民養老金方案，因為這個方案經過多位學者計算，是一個可持續的方案。

但是，我首先想說一件事，為何我們需要全民退休保障呢？

這數天，很多老人家不辭勞苦來到立法會，他們對於安老有詳細的說法，多加數個字來形容，就是他們想安享晚年。其實，全民退休保障給他們的不單是經濟上的津貼，更重要的是，退休時那份對於晚年人生的安心。

我們說現時堅尼系數是0.539，固然知道基層生活於水深火熱中，而當中，長者在社會上可謂最弱勢的一群。

近日，有很多長者來到立法會，包括清潔工、居於香港房屋協會屋邨的長者等。大部分長者向我反映，其實他們一天沒有吃足三餐，主要是吃一餐主食，然後晚上吃雜糧，因為生活指數實在太高，他們情願節衣縮食。街外10多元一杯奶茶，他們覺得十分昂貴，是上好的東西，他們沒有資格享用。究竟我們是否忍心看到長者過着這種生活呢？

為何不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呢？為何一定要審查，不准採用"不審不查"的方案呢？局長和政府經常說，因為要集中資源扶助最貧窮的長者。貧窮長者當然一定要集中資源扶助，但是否代表貧窮線以上的長者卻毫無需要呢？

並不足夠。所以，長者其實最艱苦的是甚麼？就是他們拿着那筆錢，擔心自己何時病倒，做"通波仔"手術也要10多萬元。

根據2012年兩間大學所做的調查，香港長者患上抑鬱症的比率，接近六成。他們覺得生活不保，難以安心。

她75歲，患有嚴重關節炎，還要拖着年邁的身軀去拾紙皮，為甚麼？就是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十分涼薄。政府時常說要集中資源，幫助最貧困的長者，然後因經常被批評，便推出年金計劃，結果是荒天下之大謬。我們這個社會只幫助最弱勢的一群，但投放的金額也不多，他們僅僅足以糊口。

而究竟擁有多少百萬元的長者才會拿出其中100萬元來投資？最終，手邊有數十萬元資產的長者，原來並無任何保障。這群稍有積蓄、活在貧窮線以上的長者，在社會上過着最不安心的生活。他們在年青時辛苦打拼得來僅有的微薄積蓄，成為他們人生最大的詛咒，令政府完全不去看顧他們、不去照顧他們。

我們要實施全民退休保障，不是因為所謂的民粹主義，而是我們真的希望長者能夠活得有尊嚴，得到他們應有的權利。

我必須回應易志明議員剛才的言論。我們實行的不是"隨收隨支"的制度，2064全民養老金方案，就是最新的做法，"好天斬埋落雨柴"，令退休保障可持續運作，令基金早點滾存更多錢，待人口老化高峰時足夠使用。我亦必須回應廖長江議員的評論，全民退休保障的確不是靈丹妙藥，因為我們的安老政策，實在千瘡百孔。除了要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外，政府必須完善長者院舍制度及家居照顧服務，長者才能真正安享晚年。請這些議員正視我們這個政府過去10多年來多麼"縮骨卸膊"，令長者生活得多麼水深火熱。

這些都是政府應有之義，因為我們的財政儲備就是長者年青時打拼得來的。

梁振英政府經常自誇其德政，如果有，也只有這一項，便是設立長者生活津貼。

因為"生果金"的金額太少，於是再提供一些額外的金錢，如果長者生活津貼不設資產入息審查，其功能便接近全民退休保障，分別只是金額的多少。但是，梁振英在2012年10月推出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時，保留了資產入息審查，所以當年在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時，遭"長毛"梁國雄議員"拉布"。

懂得公共政策和公共財政的林鄭月娥去年公布諮詢文件，文件表明對不論貧富，向所有長者發放津貼的原則有所保留。首先，我反對使用"不論貧富"這字眼。說到"不論貧富"，今天一些建制派議員使用"通派"的說法，將沒有資產入息限制稱為"不論貧富"方案，但其實現時香港很多概念也是全民的，教育是全民的，不設資產審查；公營醫療是全民的，不設資產審查。所以，有些議員反對全民退休保障，說有些老人家持有數個物業，又經常去旅行等，說這些話是沒有意思的。如果真的要進行這項討論，我便要問，如果我們把資產上限設於500萬元——不計他們現正居住的物業——是否訂下這條界線，他們便會支持整項退休保障計劃呢？

政府在諮詢中假設8萬元為資產限額，定為"有經濟需要"方案，說"不論貧富"方案或會引致加稅8.3%，建議社會應該集中討論如何強化現有的社會保障支柱項目。其實，我也知道特首林鄭月娥至今仍不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我們現在說甚麼都仿如對牛彈琴。最令我感到難過的是，昨天有一群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的長者來到立法會的示威區示威，希望把信件交給新特首，但她沒有接過公公婆婆的這封信。這群公公婆婆千里迢迢前來，有些早上5時便起床，希望來表達他們這個心願，他們不是為了自己，我聽到他們今次的標語是"代代安心"，他們是為了下一代。

人民力量過去多次強調，與其就供款安排爭論不休，不如要求政府在短期內把長者生活津貼的金額提升至3,500元，並取消資產入息審查，這樣做反而比較實際。"生果金"的申請條件是申請者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7年，並且經常在港，只要年齡在70歲以上，不論貧富也可以每月獲發。現時坊間所有稱為全民退保的建議，均大致要求65歲或以上長者每月可獲派發3,000元至3,500元，與"生果金"的分別只在於合資格年齡和金額，與不設資產入息審查的原則一樣。其實，周永新教授後來提出的新建議，跟人民力量過去一直的建議不謀而合，他認為再跟僱主討論供款，已沒有甚麼可能。今天大家也聽到這些資本家的發言，再勸他們供款，亦只是徒然，不如建議政府一力承擔，改革現時的"生果金"制度，直接將"生果金"金額增加至3,000元以上，作為全民老年金。當然，如果政府願意推行大家提出的三方供款方案，我是絕對支持的，但盡快將"生果金"的金額提升，可以解決很多老人家的燃眉之急。其實，我們說的不是全民退休保障，而是全民退休"補"，是補助的補，而不是保障的"保"。

香港人口老化日益嚴重是既定事實，到2040年，差不多每3個香港人便有1個是長者。貧窮長者的數字不斷上升，貧窮長者佔整體貧窮人口的比例由2009年的27.1%上升至2015年的31.8%，多於30萬人。現行的退休保障政策缺乏全盤計劃。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進行的《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顯示，香港的養老金個人總替代率，即養老金與工資的比例，遠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的收入人群的平均數。如果情況不改善，長者將會越來越依賴子女的供養，跨代不公的情況將會越加嚴重。家庭負擔加重之餘，退休生活質素亦難以保障，所以，香港急需要全面的退休保障政策。代理主席，現行保障制度存在兩大問題。

第二，現時政府提供的津貼和福利亦不能滿足長者的基本生活需要。首先，65歲長者可領取的津貼全部需要資產審查，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和長者生活津貼，而在很多長者眼中，綜援更是一個標籤，未必會自願申請。我想大家仍然記得，數星期前有一名撿紙皮的婆婆因為有人向她用1元買了數塊紙皮，而被食物環境衞生署檢控。當然，政府最後撤銷了對她的檢控，但她當時說："我有骨氣，寧願撿紙皮，也不申請綜援。"這些香港人為香港勞碌多年，剛才也有議員說過，香港現時的儲備其實是上一代人留給我們的，但是，很多長者和低收入人士因為有骨氣，覺得自己無須別人幫助，不想領取綜援而去撿紙皮為生。我對這些長者表示萬二分敬重。

研究簡報指出，一對退休夫婦平均每月的家庭開支為6,000多元至38,000多元不等，而香港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則多年來只升不跌。如果他們在退休後沒有足夠的積蓄維持生活，試問他們如何依靠微薄的高齡津貼來維持生計？現時"生果金"是唯一無須資產審查的津貼，70歲以上便可領取，但每月只有1,325元。所以，解決方法是公民黨一直支持的"全民養老金"學者方案。退休保障不應單單是扶貧措施，更應考慮長者的全面需要。我們希望長者退休後有基本的生活費用，能夠感到被尊重、有尊嚴、有安全感，這是每個人應有的權利。根據學者方案，全民退休保障能夠為所有65歲以上的長者提供每月3,500元，以維持他們的生活。我必須強調，學者方案採用主動申請制，沒有申請的富人是不會得益。任何資產審查的方案都有掛一漏萬的風險，不想看到有需要的人因為制度設計的缺失而未能受到保障，這正是改革退休保障的最大原因。政府不應再混淆視聽，這邊廂說沒有錢維持全民退休保障的穩健財政，那邊廂卻本末倒置地，推動一個又一個數百億元的"大白象"工程。政府曾經預留500億元儲備基金，聲稱用來改善市民退休保障，究竟現時的情況如何？請政府不要再妖魔化任何惠及全民的退休保障方案，正視市民的訴求，採納學者方案。

代理主席，我感謝梁國雄議員提出議案，要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以及取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僱主供款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機制。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是上一任特首梁振英的競選承諾。他說過全民退保應該做，但結果是研究又研究，最終是不了了之。

代理主席、電視機前的朋友，大家可能發現香港工會聯合會今天的發言，跟其他愛國愛港人士平時的想法相對不同，因為工聯會從來也是站在基層和勞工的角度愛國愛港。我們不排除也不否認應該以階段性手法作資產審查，以及按需要為長者提供福利和保障，但長遠來說，我們認為必須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為全港越來越多的長者提供保障。因此，我們會支持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和原議案，以及其他議員及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代理主席，人生在世，有一件事是十分公平的，就是每人的時間也相同。不論我們有多少錢、有多能幹或站在多高的權位，我們也會有老去的一天。因此，如何做好安老、護老，讓長者安享晚年，是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也必須處理的問題。中國人很久以前已提倡孝道，就是希望透過倫理教化，令年青人可以照顧和敬愛父母，從而達到養兒防老的社會功能。

我們個人肯定有責任在年青時打拼，以保障自己的退休生活，但政府也應負上責任，在福利制度上為長者提供退休保障。世界銀行在2005年提出一個完善的長者入息保障體系，即我們經常說的5根支柱，局長在剛才的開場白也曾提及。其實，有兩根支柱必須由政府承擔，一根是"零支柱"，即由公帑支付的社會保障計劃；另一根是由公營管理的強積金制度，就是我們所講的全民性或綜合性退休保障。

我們不希望有一種情況，就是有部分長時間在港生活的市民，在年老時因花光積蓄而"臨老過唔到世"。很可惜，上屆政府經過5年諮詢和討論，這根支柱仍是不了了之。雖然政府表示已在退保上下了很多工夫，例如推出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又有公共年金計劃、銀色債券等，但從概念來說，這些均不屬於第一根支柱。

由於計劃設有資產及入息審查，明顯針對基層和生活水平不高的特定長者，並非人人受惠。至於公共年金、銀色債券，更是第三、第四根支柱的個人儲蓄行為，參加的市民要先有一大筆金錢投資才收到回報。

因為要先投入100萬元現金給按揭公司，才可以每月領取5,000元，而且男和女所得金額也不相同。試問香港有多少長者真的是百萬富翁？如果隨時可以動用100萬元購買年金，我相信他們也不會對香港的福利制度有這麼多批評。代理主席，事實上，政府推出長者生活津貼這類政策確實對部分長者有幫助，但核心問題是社會希望政府設立一根新支柱，而政府卻偏偏不這樣做，只是修補牆壁和天花板，以堵塞現有漏洞。我認為這種做法無助解決長者貧窮這核心問題。代理主席，5根支柱中的第二根是強積金，而這根支柱存在先天問題，因為當中有對沖機制，即使老闆為我們儲錢，但所儲的差不多被對沖抵銷。上屆政府在最後關頭終於表示取消對沖機制，勞工界以為"遲到好過無到"，但最後提出的方案，是經3個月諮詢後仍一成不變的劃線方案，一個商界和勞工界也不討好的方案。作為代表勞工界的議員，我要重申，勞工界十分願意與政府商討取消對沖的安排，但我們不可因噎廢食，不可為了要取消對沖而將"打工仔"的現有權益作交換。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立法，目的是為遭解僱的僱員提供補償作應急之用，而強積金是1990年代的產物，目的是幫助"打工仔"儲蓄一筆錢退休。顯而易見，兩項政策根本是橙和蘋果的分別。

我亦記得，對於此事，當年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陳佐洱說"車毀人亡"。根據我自己的分析，很可惜，在政治因素下，這件事被擱置。

我在1996年回流香港，我和當時的老師莫泰基——他也是香港社會保障學會的成員——積極推動一個雙層的全民退休保障方案，當時跟工聯會合作。工聯會當時的立場是推動全民退休保障。不過，很可惜，政府說不做後，他們便"轉軚"支持強積金，我不翻這些舊帳了。我想藉這短短的發言時間，跟新任局長羅致光談一談，因為他處事理性、計算及道理先行。全民或不全民，其中一些主軸爭拗是甚麼？第一，可持續性；人人都有的話，資源遲早會耗盡，哪有足夠的金錢，錢從何來？可持續性是一個主導因素，我們必須考慮。

重複諮詢，最終絕大部分香港人也支持全民退保的方案。很簡單，因為他們想有安全感，想生活有尊嚴。所以，可持續性這一點，已經無可爭拗。最可持續的，就是以社會保險形式設立，由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這又是另一個迷思。羅致光局長可以清楚向大家解釋，要是我們不及早將李嘉誠、我們這些專業人員，以及很多高收入人士納入全民退休保障制度，這個制度怎樣實行？社會保險的主要收入是由三方供款而來，即政府、僱主及僱員，即每個"打工仔女"都要供款。收入越高，供款比例和對制度的貢獻越大。最後結果是，即使是窮人、家庭主婦、殘疾人士等，過去的收入低，貢獻少，甚至是零，退休的時候，也可以得到保障，有基本生活的尊嚴。

如果我們不及早把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專業人員等加入這個保障制度，錢從何來？他們作出了供款，年老的時候可以取回，但是，他們取回的，其實少過之前的供款，這才是重要，這才彰顯社會公義，才能夠令社會資源可以重新分配。

即使政策介入後，現在仍有三成長者處於貧窮。說甚麼扶貧，根本退休保障不只是扶貧，而是社會保障，是整個社會對長者的承擔，是基本人權，不是福利。

代理主席，為何政府在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的問題上一拖再拖呢？

有經濟學者曾經批評優惠計劃，因為從經濟學角度而言，優惠計劃會造成浪費，並且令長者失去選擇。

由此分析，較合理的推斷是政府不想將錢直接交到長者手中，而想將錢交到中間的利益集團手中，讓他們作出壟斷。

政府將資助交予財團而非直接交予長者，其實會浪費經濟效益。

所謂"肥水不流別人田"。對於這個無寶不落的政府而言，退休保障是未來人口老化時的一盤大生意。

代理主席，我認同姚松炎議員的分析，就是有些事情明明是有資源可以做到的，而當局平時也同樣有所謂"全民"的概念，但為何在退休保障方面，卻扣着款項不願提供呢？原來是要慢慢投放，這樣便可控制錢的流向，讓財團得以從中獲利。

我記得田北辰議員在選舉時亦有一種說法，就是若富豪也可以領取金錢資助，是否公平？其實，張超雄議員已經回應了他這方面的想法。

我們討論的只是這條線，人人都應該有這個箱子，別搞這麼多行政支出。我們的目標是甚麼？

就着具體的問題，田北辰議員已經支持在融資方面加稅，連李嘉誠也說可以，還爭拗甚麼呢？代理主席，我們的社會充斥着很多不對等、差異甚大的狀況，政治權利不對等，一般市民的一票與功能界別的一票已經相差很大；經濟水平上的巨大差異，亦已從堅尼系數反映出來。

代理主席，我並非要取走別人的魚蛋，我只是說，如果人家有10粒魚蛋，而一般市民只有1粒，我們只希望那個箱子可以再高一兩吋，令所有人都可以過有尊嚴的生活。

代理主席，在發言之初，我十分感謝民間一群來自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的朋友，我認為他們是香港最有毅力進行請願的朋友。他們當中大部分是長者，每一次他們都把握機會討論香港早已有共識的全民退休保障，他們把握每個機會表達訴求，希望制訂這個制度，真正做到老有所養，讓香港的長者能透過全民退休保障的制度獲得基本的尊重。他們很厲害，我每一次都會稱讚他們，他們也經常開玩笑說他們的行動的最終得益者可能不是他們自己，但他們說了一句很重要、很動人的話，便是確立制度是為了服務未來的香港人，包括在座的每一位，也包括社會上不同人士，不論是嬰兒、小孩、年青人或長者。在我們最有機會、最有能力建立這個制度時，香港政府在做甚麼呢？香港政府對問題視而不見。新一屆政府說要修補社會撕裂，那麼請先處理這個最能服務香港長者的退休保障，向長者表示最基本的敬意，不要以甚麼資產審查來對他們施加限制。有錢興建"大白象"工程、有錢讓工程超支、有錢做很多好大喜功的事，卻沒錢服務長者？何其悲涼。代理主席，要管治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民生工作做得不好，自然會引起社會相當大的躁動不安。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他們建立了今時今日的香港，而我們能夠為他們做甚麼呢？便是在制度上幫助那些為這座城市付出大半生，如今要退休並想得到合適保障制度的人。

抑或要令他們由於有"棺材本"而不敢申請長者生活津貼？要真正令各階層安享晚年，老有所歸，退休保障是廣大市民的權利，而非福利，也不是扶貧方向。代理主席，全民老年金並非新鮮事物，1990年代初期，香港已有很多討論。當時，香港尚未有強制性公積金制度，香港人擔心退休的問題，也要面對退休保障的問題。1993年12月，當時的港英政府向立法局提出建議，採用強制性供款的老年退休金計劃，向所有合資格的長者每月發放固定金額的退休金。其後，政府在1994年7月發表題為《生活有保障、晚年可安享―香港的老年退休金計劃》諮詢文件，就老年退休金計劃徵詢公眾意見。諮詢文件建議，所有年滿65歲或以上的合資格居民將可以每月領取退休金，金額約為工資中位數的30%。擬議供款率為僱員收入的3%，由僱主和僱員平均分擔。當時，政府甚至計劃注資100億港元成立資金，70歲以上人士無須作資產審查；而年齡介乎65歲至69歲而未有供款的人士，資產限額為200萬元，這是在1994年以港元計算，但很可惜，無奈當時商界大力反對，指措施會令香港成為福利之都，所以計劃最終未能實行。

回到主題，如果我們承認香港的每一位長者都值得尊敬，他們真的以自己的黃金青春建立今時今日的香港，為甚麼政府要對他們進行資產審查呢？政府說如果不這樣做，情況會很難控制，但如果政府真的敬重每一位長者，便應立即推行免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這樣便能真正做到老有所依......

代理主席，多謝梁國雄議員提出設立全民免經濟審查及劃一金額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我完全贊同這項建議，我期望政府可以盡快實施。事實上，政府一直強調無須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因為一直以來，香港有很多退休保障制度，例如一直有很多支柱可以提供幫助，其中包括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社會保障，以至個人儲蓄等。

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以強積金制度為例，我們先不談是否保留對沖安排，因為上屆政府"走數"，至今仍未解決。

他們只想領取這些錢過安穩的生活，但竟然要面對官司，那如何解決問題呢？

長者因而不敢申請，這便是問題所在。我不知道政府會否重新考慮，即使繼續推行這制度，會否把現有制度化繁為簡，最好可以取消資產審查，如果可以取消便更好，因為這變相等於退休保障。

我覺得實行一種制度後，可以不斷檢視情況，不斷進行檢討。如果有問題出現，可以加以調整。為何我們不以這方向考慮這問題，而經常以藉口推搪，說人口不斷老化、需求不斷增大，我們不能應付和恐怕將來負擔不來等。只不過是藉口多於任何一切。

我希望政府不要這樣做，反而在考慮對沖問題時，其實有一個更徹底的方案值得考慮，也就是取消強積金制度。我剛才也說過為何"打工仔"不喜歡強積金制度，因為一方面要支付行政費，另一方面會隨着金融市場而改變，很多時候是虧本多於賺錢，那有甚麼好處？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一個道理，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全民退休保障，並非如政府現時的做法般，把它放在扶貧委員會處理的扶貧問題，因為這根本不是簡單的扶貧問題。

政府不可以視退休保障等同扶貧，其實上屆政府把退休保障放在扶貧委員會討論，已是先天性的錯誤，我希望可以改變過來，應該特別為退休保障成立委員會作出討論，而不要再放在扶貧委員會，因為扶貧就是扶貧，不應變成退休問題，這是最不恰當的。

代理主席，我清楚記得，上屆立法會初期，在2012年10月24日的會議上，便曾經有議員動議"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議案，由於未獲得分區直選產生及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議案最終被否決。事隔4年多，今天這項議案的主題開宗明義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表面上只較上屆的議案多了"設立"二字，但傾向性十分明顯，而且所倡議的"免經濟審查及劃一金額的全民退休保障"，經民聯並不贊同。香港人口日趨老化，港人預期壽命亦越來越長，令長者面對可能在有生之年耗盡儲蓄的風險增加，特區政府確實有需要制訂安老政策藍圖，以便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更完善的退休保障。世界銀行在2005年發表了《21世紀老年入息的支援——退休金制度及改革的國際視野》，提出退休保障五大支柱的模式，頗有參考價值。

五根支柱模式只是提供一個框架，世界銀行強調多根支柱模式會較單一支柱模式更能有效地為長者提供適切退休保障。同時，任何有關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理性討論，也必須考慮各項現實因素，包括現行的退休保障計劃、特殊的改革需要和市民訴求，以及制度的可持續性等。經過歷年發展，香港除了沒有設立公營管理的強制性供款計劃，即剛才所說的第一根支柱外，其他四根支柱均已有提供支援。其實，第一支柱本來便是香港的主流共識，當年未正式推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前，本港大多數人也贊同中央公積金制度。現時，本港透過無須供款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無須入息及資產審查的高齡津貼或傷殘津貼，以及需要入息及資產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及長者綜援，為有經濟需要的長者提供最低的退休收入保障，構成世界銀行所指的零支柱；然後，從2000年起推出強積金制度作出第二支柱，目標對象為在職人士；至於市民向強積金自願供款或參加退休儲蓄保險計劃等，便屬於第三支柱。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亦宣布，最快會在2018年年中推出終身年金計劃，協助長者把一筆過資產轉化成為每月穩定的退休收入。至於第四支柱，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在2011年推出安老按揭計劃協助長者以物業作抵押，向銀行貸款，從而每月獲取穩定的現金收入，同時亦可以繼續居住在原有物業，安享晚年。此外，當局亦透過其他措施，例如醫療護理及院舍服務、優先編配公屋、調整子女供養父母免稅額等，為長者提供多元化的支援。代理主席，以上資料已經清楚說明，在香港目前的退休保障中，無須審查及按經濟需要兩種模式都已經並全，又何須緣木求魚呢？特區政府的責任，並不在於設立"免經濟審查及劃一金額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地派錢，而是在於與時俱進地優化現有各支柱，包括不時檢討各項長者生活津貼，並且致力促使勞資雙方在強積金對沖機制的問題上達成共識，以確保各支柱持續有效地發揮互補作用，既鼓勵個人自力更生的精神，亦在有需要時提供香港關愛社會的安全網。至於郭偉强議員在其修正案中，建議撥出未來基金作為設立全民退保制度的啟動基金，這是並不妥當的。當局在2015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宣布成立未來基金，是為了日後政府一旦出現財赤，仍然有後備資源開展關鍵項目，推動香港經濟持續發展。鑒於香港是一個開放型經濟體系，極易受到外圍因素衝擊，政府有必要未雨綢繆，這個專項基金絕不應該挪作其他用途。代理主席，有關探討設立全民退保制度這項對香港具長遠影響的議案，我們必須非常慎重，不應為了一時掌聲或選票，而令我們的下一代可能會陷入財政困境。更加要避免重蹈某些歐洲國家的覆轍，因為推行高福利而瀕臨破產邊緣。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梁國雄議員提出有關全民退休保障的議案。這項議案不單關乎福利和保障，亦關乎社會公義的問題。代理主席，容許我談談哲學。哲學家John RAWLS曾提出名為"無知之幕"的理論，指出當我們要討論應如何分配社會資源和建立一套社會保障制度時，便一定要看看我們每個人是否知道自己的出身，例如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否李嘉誠或大富翁還是家境貧窮、自己的能力如何、自己的身體是健全還是殘障，又或自己的運數如何。當所有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出身背景和能力時，大家又怎能討論應如何分配社會資源和保障弱勢人士呢？

另一個極端就如理想的社會主義般，生、老、病、死，一切均由國家保障，但香港的情況亦非如此。

因此，大家也傾向保障處於最劣勢而又最弱勢的一群。

現時香港的制度有何不足之處呢？大家也知道，我是北區區議員，亦是新界東地區直選議員。我看到現時有很多市民即使生活得相當困難，但也不想領取綜援，為甚麼呢？因為所謂"綜援養懶人"的標籤令很多人即使有實際需要，也寧願靠自己。

很多單親媽媽也要做很多艱苦的工作，甚至是出賣尊嚴的工作。我亦看到一些長者即使已年屆七八十歲或八九十歲又駝背，仍要撿拾紙皮。因為他們仍有少許積蓄，未必符合領取綜援的資格。以往有"衰仔紙"制度，他們不想子女簽"衰仔紙"，又或者他們認為自己仍有能力，故不想申請政府的援助，希望能自食其力。但我認為這樣對社會而言其實相當不健康，亦不符合我心目中的公義社會。

但我能夠指出的一點是政府多年來的盈餘估算也是錯誤的，而且錯得很離譜。

在這種情況下，既然有百多名學者均提出這個方案，其實是否應該考慮一下呢？代理主席，最後我想對建制派的議員說，縱使他們想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我希望他們也不要在此扣帽子，不要動輒談到甚麼民粹主義、福利主義，又或如盧偉國議員般說我們是為了一時的掌聲或選票。

我希望建制派的議員考慮一下，如果他們是John RAWLS的理論所指的弱勢社群的一員，試想想自己在香港辛勞工作二三十年，但子女無法供養自己；自己有少許積蓄，卻不能領取綜援；自己在晚年時沒有任何收入，要靠"棺材本"維生，省吃儉用，心情將非常彷徨。但如每月可發放數千元的退休保障，其實便能協助長者改善生活。

但是，如何保障和由誰負擔，這點需要大家好好討論。

因為我們認為資源有限，用有限的資源來確保未來所有年屆65歲的長者也獲保障，事實上是有壓力的。

如果長者本身有足夠能力令自己過較好的退休生活，自己有資產，能保障自己，為何還要把資源分配給他呢？

因此，集中資源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讓長者過真正有尊嚴的生活，我認為更值得考慮。

原來現在計算一下已能解決問題，這是方案之一。

今年的財政盈餘增加至1,100多億元，亦可撥出部分盈餘來成立種子基金。

局長，我剛才計算了：47年乘以500億元，便相等於扶貧委員會當時提出的金額。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對於全民退休保障這個概念，大家應該從兩方面考慮。

例如，我們曾經提出的其中一根支柱——強積金，但在強積金對沖問題獲得解決前，退休保障自然會被削弱，因為僱員權益會因為對沖而受損，以致強積金發揮的退休保障功能被削弱。

我也十分希望政府既能維護僱員權益，也能確保"打工仔"獲得退休保障。我認為最簡單的做法，可能是採取討論時提及的資金池方案，由政府撥出一筆較大資金，使資金池能夠長久運作，應付對沖所需，而僱主日後亦無須突然要支付暴升的僱員權益或僱主權益；但另一方面，僱員也不會因政府在舊方案中表示要削減僱員權益，以維持強積金運作，因而蒙受損失。

例如，他們可能因患上嚴重疾病而要傾家蕩產，這方面的支援因此變得非常重要。

大家也無須顧慮，究竟長者到65歲時的這條數是否計算正確。我們應否質疑或挑戰政府這個假設，是否真的是無法應付的財務安排，為大家的討論奠定良好基礎，使長者能夠作出更好的退休安排，以及真正有尊嚴地過晚年生活。

代理主席，關於全民退休保障的問題，其實過去在立法會不同的會議中，已經討論甚多。無可否認，現時的退休保障制度存在很大的不足。很多長者沒有積蓄，即使每月領取政府微薄的援助，仍要省吃儉用，加上香港生活指數高，物價高昂，一些基層長者晚年生活的困難，是不難想象的。因此，將資源用於改善退休保障制度，是合乎市民期望的做法，我亦認同這個方向。政府當局多次公開強調關注這個課題，數年前委託周永新教授就全民退休保障研究適合的方案，亦曾展開公眾諮詢。但是，多年以來，始終都是議而不決。周教授及其團隊所提出的，是一個免經濟審查的方案；而不同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多數市民支持免經濟審查，並設立由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方案。可是，政府以公共財政難以承擔作為理由，未將方案落實。事實上，"錢從何來"是問題的核心，政府財政的能力會直接影響政策及退休制度的持續性，這是必須要正視和解決的問題。現時有建議，每名長者每月可領取3,000元至4,000元。提出建議者表示，根據推算，以基金作為起動，再由政府"包底"，可以令制度持續。但如果將通脹因素計算在內，今天的三四千元可以維持基本生活，但在十年八年後，情況是否一樣呢？還有，香港的長者人口持續增加，要如何應對呢？如果每名長者每月要領取更高的金額，制度是否仍然能夠持續呢？會否令日後的政府和納稅人承擔過大的財政壓力，如很多歐洲國家今天出現的問題一樣，到最後政府會面臨破產呢？此外，是領取資格的問題。現時所建議的退休保障制度，不設資產審查，不論貧富，全民均可以享有。即是說，錢未必用在最有需要的人士身上，即使是有一定財政能力的長者，亦同樣可以領取。雖然支持者可能基於公平的原則而贊同全民的概念，但畢竟財政資源有限，要令制度得以持續，資產審查或許是有需要的。主席，我必須清楚說明，我贊成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但是，上述的問題必須得到正視，以免政策落實後，才發現制度難以持續，只能不負責任地將問題遺留給我們的下一代。接着，我想提出一個我認為比較可行的做法。每名長者不論其本身是貧是富，在年輕力壯時，皆曾經對香港作出或多或少的貢獻。社會既要對他們的貢獻作出回饋，肯定他們的努力，同時亦須確保我們的資源用於最有需要的人身上。我認為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應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基本金額，不設經濟審查，即是提升版的"生果金"方案。至於第二部分，則設有資產審查，長者需要通過審查，證明有實際的經濟需要，才可領取有關款項。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金額相加起來，須足以讓無依無靠的長者應付和維持基本生活。此外，金額亦應定時根據整體經濟狀況及社會的承擔能力作出調整，緩衝通脹對他們產生的影響。主席，原議案和修正案提出一些建議，例如將前年財政預算案中為退休保障安排預留的500億元，倍增至1,000億元；以及取消以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權益對沖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前者在社會未經廣泛討論，亦缺乏科學的分析；而後者很明顯未取得社會共識，我暫時難以認同。所以，我不會支持這議案及修正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梁國雄議員的議案，以及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對於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工聯會是不能夠支持的，因為在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中，他刪去了"全民免經濟審查及劃一金額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亦刪去了"取消以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權益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改為"促使勞資雙方在強積金對沖機制的問題上達成共識"，這便是勞工界一直的擔心。

如果真正想做到這一點，我只問大家一句，就是大家有否良心，還想不想看到基層僱員的強積金每數年被對沖一次、每數年被對沖一次，然後，到他們65歲取回強積金時，所餘無幾，根本無法達到退休保障的目的。所以，如果大家還有一點良心，認為我們應該保障基層僱員的權益，為基層前線"打工仔女"的晚年生活做些打算，大家便應該支持取消強積金對沖。我們明白這樣做可能令一些中小型企業僱主受到影響，但正如昨天新特首所指，香港並非沒有錢，我們是有"家底"的。我們願意讓政府花一些資源，幫助這群中小企僱主，讓它們適應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問題。可是，這也並非是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說大家商妥好、達成共識後，政府便會做。如此下去只會有一個結果，就是正如昨天工聯會黃國健議員所說，使它成為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仗，是一場不知道何時才會完結的仗。所以，我們是不會支持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亦希望大家在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問題上，拿出良心，想一想基層僱員和基層"打工仔"，大家是否願意再看到他們辛苦賺取的血汗錢繼續被人以此方式"沖走"呢？此外，我剛才聽到林卓廷議員提到，建制派議員想反對全民退休時便會說些甚麼甚麼。我想告訴林卓廷議員，退休保障問題是一個民生問題，請不要把它政治化。同樣地，我不認為我們需要抨擊那些支持全民退保的議員是民粹主義或只是為了取得選票而支持，而同樣地，我們亦不應該因此而說一些建制派議員必定會反對。我告訴大家，工聯會就是建制派的一員，但在退休保障的問題上，我們是一定會站在基層員工、基層市民的一邊，爭取有一個全民性的綜合退休保障計劃，令"打工仔女"可以過着有尊嚴的退休生活。

他們問這個問題，只是在轉移視線而已。

那麼，我們可否善用資源，幫助我們的層基市民，讓他們過着有尊嚴的退休生活呢？

幸好還有政府統計處，它計算出堅尼系數在推行那麼多扶貧計劃後反而變得更差，達至0.539。我不知道學者和官員有沒有少許良知和廉耻，在如此富裕的社會中竟然出現這種情況。

這是周教授的研究，不是胡謅出來，局長也是學者，也知道大學教授不會胡謅這些事情。所以，這不是認知的問題，而是選擇的問題。

因為全民退保方案最特別的地方是三方供款，不是純粹用政府的錢，而是僱主、僱員和政府一起供款。其實現時的做法是佔政府和所有市民便宜，現時是政府獨力承擔，所有扶貧政策的錢只得一個來源，便是政府的錢，這是甚麼分析和選擇？所以，周教授清楚說明，如果政府要維持財政持續數十年，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保計劃是唯一的出路。政府是基於選擇而不是認知，因此它永遠不會拿周教授的報告來討論，因為它實在於理不合。

當然，僱主透過強積金對沖遣散費也是其中的得益人。這些完全不合理的政策一直延續，接着新特首說我們"豪"得起，我們有錢。

當然，我亦贊成香港須有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令長者老有所依，但如何實施制度，將涉及公共財政開支和經濟資源的運用，因此影響深遠，絕對不能草率推行，必須事先取得社會的共識，以免好心做壞事。以往在討論退休保障問題時，社會以至政府往往把責任推向商界。但其實，政府是可以作出承擔及擔當更主動的角色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無疑是一項涉及扶貧的措施，更是福利政策。主席，現時政府庫房雖有頗多盈餘，社會上亦有聲音認為政府應不論貧富，推出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說得動聽一點，即要求政府作出一些財政承擔；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打劫"庫房。我同意政府的財政收入是取諸社會，所以應要用諸社會。但是，當我們要推行一項足以影響未來數十年的政策時，便必須考慮這項政策的可持續性。香港社會現時面對一大問題，就是財富分配不均，致使基層市民無法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雖然，政府近年一直加大力度，在扶貧、安老、助弱等退休保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強積金對沖的安排，是整個退休保障制度的重要一環。如果不及早處理這個具爭議性的議題，勢必嚴重拖累政府在扶貧、安老、助弱方面的工作成效，也無法從根本解決財富分配不均這個深層次矛盾。

至於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它已非單純的扶貧措施或福利政策，是涉及政府整體財政政策的一項長遠安排，當然就更不易取得社會的共識了。剛才鄺俊宇議員提到，社會對全民退保已有共識，我並不十分同意。我明白他所說的"社會共識"，是指大家普遍支持應好好照顧基層的長者，讓他們可以活得更有尊嚴，並能安享晚年。但是，我相信社會對於實施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長遠財政安排，卻尚未達致共識。即使政府願意在財政方面作出更大的承擔，但政府財政收入的來源，很大部分來自納稅人的"貢獻"，倘若真的推行不論貧富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話，將來很可能需要加稅，那麼大家又會否同意呢？剛才亦有多位議員同事提到"錢從何來"的問題，例如田北辰議員指出政府的財政收入結構有問題，波動大，可預見性低，可能會出現"三更富，五更窮"的情況。因此，政府必須在推出任何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前，詳細考慮其在財政上是否可以持續作出這方面的承擔。其實，面對全球老齡化，各地政府在退休保障方面的開支亦有所增加。

西班牙《真理報》於本年4月24日報道，據西班牙就業和社會保障的資料顯示，2017年4月，西班牙的退休金支出增至87億900萬歐羅，同比增長3.1%，創歷史新高；連續12個月的退休金同比增長幅度超過3%；領取退休金的人數亦多達949萬人，同比增長1.2%；西班牙退休金的中位數亦高達1,060歐羅，同比增長2.04%。一言蔽之，高福利源於高稅率。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制度的可持續性。正所謂："食飯要一口一口食，路要一步一步行。"我希望行政長官林太能在第一時間率先平息有關取消強積金對沖的爭議。鑒於取消強積金對沖為全民退休保障的重要一環，平息爭議可證明現屆政府具有魄力和能力處理棘手的問題。接下來，便當凝聚社會共識，深入探討如何制訂完善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全民退休保障這議題討論了這麼多年，經這麼多位學者、這麼多間機構及這麼多個民間團體進行這麼多次的民意調查後，還可以說沒有共識嗎？

我們亦看到，很多調查顯示大約五成多，接近六成的受訪者支持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全數由政府的稅收支付；有八成人認為政府應該即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有近六成的受訪者贊成將部分強積金的供款撥入退休保障計劃。這些數字已經存在很多年，亦在社會上反覆討論多年。如果這些不是共識、不是民意的話，我請議員或新任局長以數據來說服我們，社會是否仍未有共識？所謂沒有共識，可能指有不同的方案和不同的供款方式。當然這麼複雜的計劃，有很多"盤數"、很多方法可以達致。你可以說支持2064方案，也可以支持周永新的全民老年金方案或改良方案，是有不同的方案可以達致全民退休保障這目標的。

剛才有議員提到這些方案會影響社會未來數十年的發展，這樣我們是否需要很小心處理呢？但是，我想說的是，正如剛才也有議員提及，我們很多的基建工程，當中很多是"大白象"、"小白象"及"疑似白象"的工程，那些工程不只影響香港數十年，甚至影響香港一百年！

基建並非不重要，基建也可以支持經濟發展，但市民能否在很短時間內直接受惠呢？香港人的錢投放在哪裏是最直接，對每個人都有最大的利益呢？

大部分典型的中產、"夾心階層"家庭，用一生人的積蓄，購置一間物業，然後"打一世工"，可能有數十萬至近百萬元的退休金，這是非常典型的。

我指的是很典型的非基層家庭，即"夾心"和中產家庭。為甚麼要令這麼多的家庭提心吊膽，如此沒有尊嚴，內心這麼空虛地度過退休生活？

正如剛才很多議員所說，肯定不是"盤數"的問題，肯定不是計算的問題，而是政府不為。

大家要緊記，這些全部是投資，投資涉及風險，當雷曼也可以倒閉時，政府仍鼓勵市民多作這類投資，是否只讓那些金融機構和會計師、律師這些專業人士賺取更多金錢呢？

主席，我再次感謝提出這項議案的梁國雄議員，以及提出修正案的梁志祥議員、郭偉强議員和楊岳橋議員。今次議案有差不多一半議員發言，全部有34位，足見退休保障這項議題在社會上的重要性。其實，過往我曾就這項議題寫了大約2萬多字。不過，主席，不用擔心，我不會將那2萬字全部讀出來。我現在只會重點回應議員的發言而已。不過，首先我想回應——特別是陸頌雄議員提到——我相信在討論中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原則問題。退休保障是權利，甚至可以說，全民都可以獲得退休保障是權利，我是同意的。不過，全民退休保障不等於"全民式"的退休金。保障是權利，退休金是福利，就好像社會保障我們受法津的保障，是我們的權利，但不等於我們要向每一個人"派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在優化退休保障制度的策略方面，在開場發言時我已提到，要從數個支柱的角度來看，最重要是，我們如果要推出任何政策前，都必須小心考慮政策目標。我留意到不少發言支持推行"全民式"劃一退休金的議員，最關注的仍是如何協助貧窮長者。在改善長者貧窮情況這一方面，政府與這些議員目標一致。當然，就為達到這個目標而應採用的策略方面，我不能否認政府與部分議員的看法未必相同。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時指出，香港現時採用世界銀行倡議的多支柱退休保障制度，而多層社會保障制度正正是退休保障制度下的零支柱。現時香港約120萬名65歲或以上的長者人口中，約87萬人——即大約72%——受惠於社會保障制度下的公共福利金或綜援。其中，約有45萬人在公共福利金計劃下領取長者生活津貼；而綜援計劃則為逾14萬名有更迫切經濟需要的長者提供安全網，單身年老個案在綜援計劃中，平均金額超過6,000元，而個別有需要長者的援助金額可超過1萬元。無論各位議員對退休保障的立場為何，我相信大家都同意，現行社會保障制度對有經濟需要的長者發揮了重要的退休保障功能。數據顯示，須經濟審查的綜援計劃和長者生活津貼能有效紓緩長者貧窮的情況。根據《2015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政府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長者人口減少15萬，其中上述兩項措施合共令超過14萬名長者脫貧，把長者貧窮率大大降低14個百分點，而長者生活津貼更是最有效處理長者貧窮的恆常現金政策，其成效遠高於無須經濟審查的津貼，例如屬"全民"性質的高齡津貼，即俗稱的"生果金"。正正因為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長者生活津貼，有效紓緩長者貧窮的情況，所以政府決定優化長者生活津貼，以進一步加強津貼的退休保障功能。此外，正正因為考慮到須經濟審查的措施比"全民"性質的措施更能有效扶貧，我們認為實在難有充分理據支持另行增設一個會惠及富裕或中產長者的"全民式"退休金計劃，而不強化現行有利扶貧的政策，加強對有需要長者的退休保障。事實上，如採用"全民式"計劃，超過八成的額外資源，即從各個方案取得的資源中，超過八成會用於相對沒有需要的長者身上——指的是甚麼呢？是指那些今天連"生果金"都沒有領取的，又或是只領取"生果金"的人士——只有剩下18%的資源給予較貧窮的長者。

隨着立法會於5月中通過《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社會福利署已按施政報告的建議，放寬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限額，並追溯至2017年5月1日。至於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正如剛才所說，因需要修改電腦程序，我們希望在明年年中實施，而其生效日期亦會追溯至2017年5月1日。上述兩項長者生活津貼的優化措施全面落實後，預計首年將惠及約50萬名長者，長者生活津貼的覆蓋率將由37%增至47%。所以，我希望——尤其是聽到剛才議員的討論——大家不要說這個長者生活津貼有標籤。大家不要加上標籤，令長者卻步不去申請長者生活津貼，更不要——正如有些議員所說——驚嚇長者，指申請可能會被控告。我希望大家作為議員，避免驚嚇長者。如果將長者生活津貼連同綜援，以及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社會保障支柱的覆蓋率為接近約91萬名長者，佔74%，即大約四分之三的長者。修正案中提及有個別議員就公共福利金計劃提出建議，例如向所有65歲或以上的長者發放高齡津貼、把長者生活津貼擴展至廣東省和福建省、讓領取傷殘津貼的長者同時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等。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各項津貼都有不同目的和設計，以應付其不同受惠對象的需要及情況。

政府會繼續透過公共福利金計劃向有特別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其中，社署會繼續籌備在2018-2019財政年度初期推出"福建計劃"，讓選擇移居福建的合資格香港長者每月領取高齡津貼。原議案和兩項修正案提到最新公布的香港堅尼系數。這個數字雖然反映香港不同住戶組別收入差距的情況，但我們不能忽視堅尼系數只反映住戶收入分布，而單從住戶的現金收入分析未必能全面反映住戶實際的經濟狀況或生活水平。另外，2016年按除稅及以實物形式提供福利轉移後住戶每月收入計算的堅尼系數大幅降低。參考數字：未計算這些轉移之前，堅尼系數——大家剛才都有提及——是0.539，計算後是0.473，可見這些制度和稅務政策有助紓緩收入不均的情況。

強化公共服務支柱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指出，我們認為應該在財政上可持續的基礎上，強化現時的每根支柱，讓它們更有效地互相補足。所以除透過強化社會保障支柱以紓緩長者貧窮的情況，我們亦會繼續優化各種現行退休保障支柱，以具針對性的方式照顧不同經濟和健康狀況的長者在各個方面的需要。在改善公共服務的支柱方面，我們已在今年7月1日起，把長者醫療券的合資格年齡由70歲降至65歲，讓額外約40萬名長者每年獲得2,000元的私營基層醫療津貼。公營醫療服務收費豁免安排亦將由本月中擴展至75歲或以上較有經濟需要的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額外約14萬名合資格長者可以免費使用公立醫院和診所服務。當然，有議員剛才提到亦關注到政府提供的安老服務。安老事務委員會剛於今年6月完成《安老服務計劃方案》，並向政府提交報告，就安老服務的長遠發展作出規劃。政府原則上認同《計劃方案》的各項建議，並會着手展開跟進工作。其中，為了讓有需要長者盡快受惠，政府已經開始落實《計劃方案》中部分可以先行的建議，例如關愛基金已開始推行兩項試驗計劃，以支援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離院的長者，以及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者。此外，就2017-2018年度財政預算案為加強安老和殘疾人士康復服務而預留的300億元，政府會考慮有關款項的具體運用細節及安排，制訂相應的計劃，令有需要人士受惠。強化自願性儲蓄支柱在建構更穩固的自願性儲蓄支柱方面，政府在債券計劃下推出銀色債券試驗計劃，旨在為年長投資者提供具穩定回報的投資產品，協助長者管理投資。政府會在試驗計劃完成後檢視計劃的成效和安排。另外，有意見——包括楊岳橋議員——指縱使有些長者有一定資產，但面對未來許多的未知數，包括因長壽帶來的財政不確定性，所以令很多長者雖然有很多資產，但長期節衣縮食，生活刻苦，因此應該引入"全民式"劃一退休保障以協助他們應對這問題。政府認為有需要改善有關情況，但推行"全民式"劃一退休金並不是合適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為有效地改善有關情況，剛才有議員亦提到，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在數年前已推行安老按揭，即逆按揭計劃。在過往數年，不斷改善，亦增加了不少參與；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到我們應該研究年金計劃，大家亦可能留意到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在6月21日宣布，獨立顧問已完成對終身年金計劃的驗證和核實工作，並爭取在2018年年中推出計劃。

第一，因為剛才有議員提到安老按揭會在長者百年歸老時吞併其資產，這是一個誤導的說法，這個計劃並沒有吞併資產的任何程序。它是以逆按揭的金額扣除日後的價值，然後有餘的資產會歸還給長者或其後人。

這是一個錯誤信息。我在此一定要鄭重澄清。就終身年金計劃，亦有一些說法有誤導。

政府日後需要考慮到這個終身年金計劃與現時各個社會保障計劃之間的接軌問題。

強積金制度的構思是由就業人口及其僱主作供款，為就業人口的退休作準備。國際間，我們一般稱這類型的計劃為個人戶口。明顯地，單靠強積金支柱並未能照顧所有市民的退休保障，例如部分市民因為種種原因未能投入勞動市場或長期工作。因此，香港需要多根支柱的退休保障制度，各支柱互相補足，為不同經濟、家庭和健康情況的長者提供全面保障。坊間有些方案，是要把這條柱削為一半，把半條柱搬走。

當然，有其他議員今天在議事堂上都提到強積金改革問題，特別是大家都關心管理費偏高的情況。我們相信在日後的日子裏，我們會不斷探討如何優化強積金制度，我相信日後會再討論細節。我由上任至今一直留意到勞資雙方有關強積金對沖的討論，甚至可以說，在我未上任前，這亦是我非常關注的問題。正如行政長官在不同場合表示，新一屆政府立場非常清晰，必須取消強積金對沖。上屆政府提出的建議雖然未能取得勞資雙方的共識，但過去數月的討論提供了基礎，令新一屆政府日後能繼續推進這議題。逐步取消對沖是我和我同事優先處理的其中一個議題。我們並非要重新諮詢，但會盡快約見僱主和僱員團體，再聽取他們的意見，希望在早前的建議上尋找優化空間，以達致共識。我們期待僱主和僱員能互諒互讓，為這個困擾勞資關係多時的議題尋求雙方均能接受的方案。

單是優化長者生活津貼和長者醫療支援的措施，首10年便預計涉及超過900億元額外開支。這數目已遠超2015-2016年度預留的500億元。有議員關注政府在長者社會保障方面的長遠開支。在未計入任何長者生活津貼優化措施的基線情況下估算，以2017年價格計算，直至2064年的48年間，政府每年在長者社會保障方面的平均經常開支約為468億元。而在計及優化長者生活津貼的措施後，每年平均經常開支將增加至約581億元，即平均每年增加約113億元。

有數位議員提及坊間的"學者方案"到2064年仍有約1,000多億元盈餘，而退休保障公眾諮詢活動期間收到的18,000多份意見書中，絕大部分都支持全民退保，因此政府應採納"學者方案"等"全民式"退休保障計劃。這是大家剛才所表達的意見。不過，除了理念上我們認為有限的資源應集中照顧有經濟需要的長者，我也希望指出，"全民式"退休金計劃除了由政府額外注資，以及初期有小量盈餘外，主要仍屬"隨收隨支"性質，主要由現時的工作人口支付這一代退休人士的退休金。香港人口急速老化——我不需要再引述相關數字——而大家亦知道我們的勞動人口在2019年可能會逐步萎縮。在這兩個情況下，設立"隨收隨支"的"全民式"退休金計劃，財政風險會很大。很明顯，我們不能夠不謹慎。雖然在進行這些數字的分析時，或許大家可以開電腦用試算表計算，再注資數千億元下去，當然到2064年是會有大量盈餘。不過，對於這類型的跨代轉移計劃，大家要考慮的不單是這一代的長者，而是我們的下一代，甚至因為這些計劃是涉及跨代的關係，我們要考慮的，甚至是今天尚未出生的世代。當然，大家在今天的辯論也提到很多過往在不同國家的例子；也有議員提到為何我們今天不實行一些全民的退休金制度，待將來有問題時才作修改？在其他國家，例如數年前的英國，因為要提升退休年齡而導致很多街頭暴動，最後議會要收回有關討論。日本——剛才也有議員提過——主要是透過GST來支付退休金開支，在2014年增加過一次之後，本來預備第二年增加第二次，但現在似乎2018年或2019年都可能難以繼續增加。有關制度在台灣實行不久，剛剛上任的政府亦很快發覺不能持續發展下去，於是現在要作出討論而又產生了很多衝擊的現象。所以，大家要看，如果我們要構思一些這麼長遠——不是數十年——甚至是百多二百年的一些跨代式制度時，我們不能夠不考慮。

當然，這是可以基於不同的假設而有不同的結論。還有數個問題一定要澄清。特別是俗稱所謂"2元乘車優惠"，其目標是鼓勵長者外出和參加活動，有一個積極樂頤年的目標。我希望議員不要用一些個別犯罪的例子指這個2元乘車優惠被濫用，不要令長者因此而卻步。

我希望各位議員請不要再引述這5個字，因為每次引述都會增加綜援制度的負面標籤。就像1997年前，有一位官員在這個議事堂上，他說："有人說綜援養XX"，結果他被指說"綜援養XX"。

強積金由成立至今年3月底，年率化的內部回報率是3.5%，很明顯，這3.5%是因為兩年前一些金融波動所導致；同期的年率化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是1.8%，強積金回報率當然較高一點，也不是真的很理想，不過有不少改善的方向是有待探討的。有議員提到動用儲備的投資回報以支付退休保障。香港現在有很多基金都用一個方法，是只用投資回報來進行它的有關工作。不過，結果是過了數年後，在十年、八年後，它的回報現金價值則不斷減少，可以做的會越來越少，結果要額外注資。不過，這不會適用於政府的儲備，除非各位議員同意政府應繼續累積、增加儲備。總結主席，我們完全認同為應對人口高齡化和讓長者安享晚年，社會整體須為退休保障作進一步投資。不過，大家不要將一些基建工程與退休保障一併討論。基建工程是一次過的撥款，是長遠的投資。有議員比較教育和退休保障這兩個政策範圍，教育的開支也是一個投資的開支。在將來，我們會繼續增加對教育的投資。

最重要是，措施都是社會可承擔、財政上可持續。新一屆政府將會繼續與相關持份者保持溝通，而我亦相信在座議員和各持份者都會與我們攜手並肩，一同以理性務實態度應對高齡化社會，努力讓長者退休後的生活得到更佳保障。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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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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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梁國雄議員，你還有11分21秒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